本會現在繼續就《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進行二讀辯論。

我現在扼要回應如下：與2017-2018年度修訂預算的658億元比較，政府在2018-2019年度投放於社會福利及婦女事務的經常開支預算為798億元，增加達140億元，即增加21.3%。單是增加社工人手，來年新增職位便有1,200個。

即使財政司司長可以為福利服務再增撥資源，勞工及福利局和社會福利署亦不能變魔術，在未來一年內變多幾間安老院或數以百計額外專業人手。

立法會最近發表研究，指出安老服務佔整體社會福利開支並沒有明顯增加，結論是我們的安老服務發展緩慢，我對於採用這個數字作出分析有點疑惑。

有議員提出把免經濟審查的高齡津貼的年齡下限由70歲放寬至65歲。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推算，70歲或以上長者人口將由2016年的約77萬，上升至2036年的約186萬；至2066年，人數更達218萬，即為2016年的3倍左右。大家可以想象，1978年當香港政府將高齡津貼的年齡定在70歲或以上時，當年的人均壽命約為74歲；2017年的人均壽命則約為84歲。我們今天如要考慮調整高齡津貼的年齡要求，究竟應該是把門檻降低5歲，還是上調10歲呢？當然，政府現時沒有任何計劃調整高齡津貼的年齡要求。在殘疾人士服務方面，和各位議員一樣，我們十分重視對殘疾人士的支援。在2018-2019年度相關財政預算的經常開支增加約15%，即增撥約4億5,000萬元，增加2,469個資助康復服務名額。在保護兒童方面，政府會透過獎券基金撥款約5億400萬元，在2018-2019學年推出為期3年的先導計劃，分階段為所有資助幼兒中心、幼稚園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的學童及其家庭提供社工服務。政府會向業界諮詢推行社工服務的可行方案，詳情有待落實。不少議員提出，鑒於個別行業長期人手不足，面對招聘困難，政府應放寬輸入勞工的限制。我明白這個課題極具爭議，政府相關政策局及部門會繼續密切留意不同行業的人手供求情況，並加強培訓及吸引新人入行。在確保本地工人優先就業的大前提下，政府會與持份者探討適度和有規限地增加輸入勞工，例如在安老院舍服務照顧員方面，以紓緩相關人手短缺的情況。就改善勞工權益方面，政府已建議將法定侍產假的日數由現時3天增至5天。我們亦正檢討法定產假，在兼顧企業負擔能力下，就檢討結果諮詢勞工顧問委員會。就取消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與僱主的強制性公積金供款的"對沖"問題，相信大家都知道，政府已提出初步構思。

我想強調，今屆政府既有能力也有決心，解決取消強積金"對沖"的問題，早日敲定取消"對沖"安排的方案，盡快進行所需的立法工作，結束這個已困擾多年的問題。最後，我想感謝議員對鼓勵婦女和少數族裔投入勞工市場及對持續進修基金改善措施的關注。我在此不重複來年的相關措施。主席，我謹此陳辭，懇請各位議員支持《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

主席，首先感謝各位議員對醫療衞生及市政服務等大眾關注議題所提出的意見，我現在重點回應議員在辯論發言時提出的意見。多位議員要求政府為公營醫療投放更多資源。醫院管理局在2018-2019年度的經常撥款總額為615億元，較對上一個財政年度提高近60億元，從而增加病床數目、手術室節數、普通科和專科門診名額等。相關資源亦會用於重聘退休醫療人員，並透過有限度註冊形式聘請非本地培訓醫生。醫管局亦會加強支援醫療培訓，提高醫療專業人員的能力。這些措施有助紓緩前線醫護人員的壓力，同時加大醫管局的服務量，以應付人口老化所帶來的挑戰。此外，醫管局已決定從今年4月1日起，取消相關新入職員工首兩年不設增薪點的做法。我們亦會引進新安排，以每3年為1個周期，按照人口增長比例和人口結構的變動，逐步遞增對醫管局的經常撥款，讓醫管局能更有效地持續應對人口增長衍生的服務需求。多位議員關注醫療人手問題。政府已把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醫療培訓學額由約1,150個大幅增至約現在的1,800個。政府現正與教資會商討在2019-2020學年起的3年期，進一步增加教資會資助醫生、牙醫、護士和相關專職醫療人員的學額。另外，立法會剛於3月通過《2017年醫生註冊條例草案》。香港醫務委員會會盡快落實有關改善投訴處理及紀律研訊機制的安排。醫委會亦可批准有限度註冊醫生的申請年期延長至不多於3年，讓合資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在香港執業。我們亦於今天向立法會提交病人組織選舉醫委會業外委員的附屬法例。政府會修訂法例，在自願醫保計劃下提供稅務扣減。市民及為其受養人繳交的保費均可獲稅務扣減。每年可作稅務扣減的保費上限為每名受保人8,000元，而可申請稅務扣減的受養人數目並無上限。財政預算案宣布撥出5,000萬元恆常撥款，推行精神健康教育及反歧視計劃。我們亦會增撥超過1億4,000萬元，供醫管局增聘人手和應付其他相關開支，以加強為兒童及青少年、成人和長者提供的精神健康服務。大家都關注十年醫院發展計劃。我們會繼續致力落實已預留2,000億元的十年醫院發展計劃。政府亦已邀請醫管局籌備第二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以增加病床數目、醫療設施和診症名額。藥物資助方面，關愛基金已推出計劃，資助合資格病人購買價錢極昂貴的藥物。我們會擴大援助項目的資助範圍，按個別情況為有特殊臨床需要的病人就特定藥物治療提供資助。醫管局亦會加快檢討關愛基金項目中病人藥費分擔機制，於今年上半年提出改善方案，以紓緩病人的財政壓力。財政預算案已預留5億元作為財政上的配合。另外，我們今年進一步建議把醫療券的累積上限由4,000元調高至5,000元，以及向每位合資格長者提供屬一次性質的額外1,000元醫療券金額。在考慮進一步的優化措施時，我們須詳細評估長遠的財政影響。至於監管長者醫療券方面，多位議員都表達關注。衞生署會例行查核已登記的醫療服務提供者，監察使用長者醫療券的異常交易情況，以及跟進每宗投訴、媒體報道和相關情報等。衞生署亦定期向參與長者醫療券計劃的醫療服務提供者發放有關守則，並透過不同渠道，提醒長者使用醫療券時應注意的事項。就中醫藥發展方面，在2018-2019年度，食物及衞生局會成立專責發展中醫藥的組別。我們亦已委託顧問公司，就中醫醫院的定位進行諮詢，預計於本年上半年公布有關研究結果。我們亦會設立5億元專項基金，用作支持中醫藥業的發展。在是否及如何將中醫藥納入公營醫療系統的議題上，政府需作多方面的考慮，包括社會對中醫服務的需求、中醫師及相關專業的薪酬及培訓、政府涉及的經常性財政承擔等。政府亦與醫管局就中醫藥在本港醫療系統的定位進行研究，並會考慮整體行業發展的情況。有議員提出粵港澳大灣區醫療發展的問題，"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為香港醫療服務業界提供了平台，促進兩地在醫療衞生方面的交流和合作，香港服務提供者可以在內地以獨資形式、或與內地的醫療機構和其他經濟組織等以合資或合作形式設置醫療機構。目前，香港服務提供者已經在廣東省設立了27家診所、醫院或門診部等醫療機構。我們將繼續與廣東省政府保持緊密聯繫，加強粵港澳大灣區在醫療人才培訓的交流合作，並鼓勵更多港澳服務提供者到國內設置醫療機構，為粵港澳居民在內地就醫提供更多便利條件。在漁業發展方面，政府現時實施了一系列漁業發展的管理措施，包括禁止在本港水域進行拖網捕魚，並與水警、海事處和內地有關當局合力打擊非法捕魚活動。

非法捕魚活動最高可判罰款20萬元及監禁6個月。我們相信上述罰則具有阻嚇力。我們亦會透過財政、技術等措施，協助漁民及養魚戶轉型至高增值及可持續的模式發展。在公眾街市方面，財政預算案已預留20億元，推行10年"街市現代化計劃"。食物環境衞生署已成立專責隊伍，全面檢視現有近100個街市的情況，有系統地改善其設施和管理。有關改善工程可包括加裝冷氣、全面翻新，甚或重建街市等。此外，我們會盡快處理143間骨灰安置所提交的申請。多位議員亦關心龕位的供應和規管，政府致力推動以地區為本的骨灰安置所發展計劃，至今已就14個選址獲得區議會支持，涉及超過59萬個新龕位。我們也將在本年第二季就可續期龕位的建議完成諮詢區議會的工作。政府亦會繼續加強推廣綠色殯葬。在動物福利方面，政府一直重視動物福利，正參考國際經驗及考慮香港實況，檢視現行與動物福利有關的法例，當中包括研究在法例中引入對照顧動物的人士施加須謹慎照顧其動物責任的概念。我們會適時諮詢相關持份者。主席，我謹此陳辭，希望議員通過《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

主席，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有不少篇幅提到加大對文化體育的投資。在文化藝術方面，我們的願景是發展香港成為一個國際文化都會，並為香港藝術界開創更多內地及海外的文化交流機會。為達成此願景，政府將會大力加強對香港藝團的財政支援，向9個主要藝團增加約一成的經常性資助及香港藝術發展局約三成撥款。政府非常支持香港藝團到內地及海外作文化交流，成為香港的文化大使。事實上，政府將會逐步增加經常撥款至每年5,000萬元，協助香港藝團對外文化交流，這筆撥款可以用於內地及海外進行交流。另外，財政預算案亦提供1億4,000萬元，支援本地藝團和藝術家在大灣區進行文化交流，是未來5年的撥款總額。粵港澳大灣區和香港人文相通，是香港藝團向外發展自然不過的理想市場。近年區內更多符合國際標準的新表演場地陸續建成，如珠海大劇院和廣州大劇院，很自然對香港的藝團會有一定的吸引力。事實上，本地藝團正開展這方面的發展，政府可起促進者的作用。香港的文化設施，除了西九文化區的場地陸續落成外，九龍東的文化中心正在興建，新界東的文化中心亦正在策劃，位於新界西的文物修復資源中心亦在立法會有待議員的審批。原來有數十年歷史的香港大會堂和香港文化中心等亦需要提升和優化。我注意到議員和公眾對於預留200億元在未來10年改善及增建文化設施表示十分支持。在體育發展方面，政府會繼續推動香港的體育發展，落實普及化、精英化和盛事化三大政策目標。政府將向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合共注資60億元，為精英運動員提供更強支援，亦會向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注資10億元，加強資助體育團體訓練運動員和舉辦賽事。政府將會撥款1億元開展為期5年的地區體育活動資助計劃，鼓勵地區體育團體利用其區內網絡舉辦更多體育活動，亦提供3億元為體育總會推行訓練計劃和推廣活動，並撥款5億元推行體育盛事配對資助計劃，藉此鼓勵更多商界支持和贊助大型體育賽事。上述在軟件上的支援，配合啟德體育園的興建，以及18區中26項康體項目的建設，與15項康體項目的策劃，再加上利用學校場地課餘時間進行體育推廣的開展，我們希望推動香港的體育事業未來有更大的發展。我們亦會致力推動香港成為體育盛事之都，並協助我們的精英運動員繼續在國際體壇大放異采，更把體育活動普及至社區，惠及市民。另一方面，有關青年發展的工作。政府一直致力推動及優化各項目，使青年人可在不同角度，拓闊視野。國家的發展一日千里，在世界的舞台舉足輕重，讓香港年輕一代更多了解國情，認識國家的發展，是正確的方向。在實習方面，來年除了讓更多青年參與內地實習之外，政府亦致力安排更多海外實習機會，名額除內地外更遍及7個海外國家。我們亦繼續加強國際青年交流工作，並不斷增撥資源推動有關工作，包括在去年預留1億元推行國際青年交流資助計劃。至今年度起，我們會合併國際青年交流資助計劃和"一帶一路"交流資助計劃，以更有效地善用資源，提供更多國際青年交流機會。當這些參與的非政府機構就舉辦國際交流項目累積一定經驗後，我們期望這些機構日後能提交更多具質素及深度國際交流元素的建議，惠及更多青年。

主席、各位議員早晨。自2月底發表2018-2019年度財政預算案後，我出席了多個論壇、訪問和交流會，亦與不同的政黨和組織會面，一方面向大家介紹預算案的理念和各項措施，另一方面也聆聽市民、議員和社會各界對預算案的看法。我非常感謝各位議員在上星期的立法會會議就預算案表達了不少寶貴意見。剛才5位政策局局長已經就各位關心的一些重要政策範疇作出扼要回應。我現在會講述環球和本地經濟的最新情況，以及就預算案中"關愛共享"部分的措施作補充說明。今年環球經濟增長的勢頭持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上月維持對環球經濟2018年的增長預測，預料增長稍為加快至3.9%。不過，外圍經濟前景，尤其在貿易和金融市場方面，存在不少不明朗因素，因此我們必須密切留意，保持警惕。美國經濟今年首季增長穩健，失業率維持在低位。預料美國今年的經濟增長會加快，通脹壓力預期也會趨升。美國聯邦儲備局在3月再次上調利率，並表示會循序漸進加息。聯儲局今晚開會議息，市場一般認為息率將維持不變，但6月加息的機會極高，今年稍後仍會加息，並繼續縮減資產負債表的規模。由此可見，美國貨幣政策正常化的進程將持續，對未來環球貨幣環境及資金流向產生重要影響。港元銀行同業拆息近月從低位回升。隨着美國繼續逐步加息，港息在聯繫匯率制度下將會隨美息上揚，往後對本地資產價格及經濟氣氛的影響，必須留意。中美貿易摩擦近期成為全球關注焦點。美國近月宣布對內地的進口貨物及投資推出限制措施，內地亦隨即提出相應的反制措施，美國則再宣布針對晶片出口的措施，一些中資科技企業更受到制裁。在美國加息及中美貿易摩擦的陰霾下，環球股市近月波動加劇。美國和內地是全球最大的貿易國及經濟體，經貿往來緊密。一旦兩國的貿易關係惡化，環球貿易活動勢將受到打擊，經濟氣氛也會受挫。

雖然，根據美方最新公布的清單，當中受直接影響的貨物種類在香港的貿易總額佔比不高，預料對整體經濟的直接影響有限。不過，香港作為兩個大國貿易及投資往來的重要橋樑，倘若貿易摩擦升溫，有更多限制措施出台，影響到環球貿易及經濟氣氛的話，香港經濟也會承受負面影響。作為世界貿易組織創始成員之一，香港一直奉行自由貿易，恪守世貿協議的承諾和規則，反對任何不符合世貿協議的貿易限制措施。就美國早前宣布對包括從香港進口的鋼鐵及鋁材徵收關稅，我們已迅速採取跟進行動，以保護香港的權益。我們希望美方會繼續透過對話協商來化解問題。政府亦會密切留意事態發展。歐洲方面，歐羅區經濟擴張勢頭穩固，市場預測歐洲央行或會在今年稍後削減甚至暫停資產購買計劃，我們要留意會否因此引發環球資金流向出現波動。此外，歐盟與英國雖然已就"脫歐"後過渡期達成初步協議，但雙方仍要就未來的關係進行協商。這對環球經濟亦會有重要影響。亞洲方面，受惠於環球經濟擴張，亞洲地區的出口今年以來整體上錄得可觀升幅。內地經濟穩中有進，首季增長6.8%，出口表現強勁，內需依然穩固，繼續是亞洲以至環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源。中央"十九大報告"及國家政府工作報告均明確表示，國家將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透過產業升級及提升創新動能，以實現高質量發展。同時，加強金融監管亦是重點工作，以確保市場流動性穩定，金融能切實服務實體經濟。此外，國家會擴大對外雙向開放，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重點發展策略。內地經濟發展更具質素及更可持續，對全球及香港經濟的長遠發展均有裨益。香港經濟今年一直保持良好勢頭。受惠於環球需求增加，今年首季貨物出口貨值按年顯著上升9.7%，訪港旅客人次亦按年大幅上升9.6%。本地消費信心強勁，加上旅遊業持續復蘇，零售銷貨量顯著加快上升，首兩個月合計按年增長13.9%。勞工市場維持全民就業，最新失業率為2.9%，是20年以來的低位，總就業人數增長穩健。工資及收入普遍有實質改善。今年第一季的基本通脹率上升至2.4%。隨着環球和本地經濟持續擴張，今年以來整體通脹壓力亦略見上升。總括而言，外圍及本地經濟向好的形勢持續。雖然先前我提及的不明朗因素仍然存在，必須密切監察，但我對香港今年的經濟展望仍然審慎樂觀。在制訂預算案時，我預測香港經濟2018年會有3%至4%的增長。只要良好的外圍環境持續，我有信心這個增長預測能夠實現。主席，在今年的預算案中，我特別說明本屆政府的理財新哲學和編製預算案時運用公共資源的策略，即在確保公共財政穩健的前提下，採取前瞻性的策略，善用盈餘，為香港投資，為市民紓困。預算案在多元經濟、投資未來及關愛共享三大目標下，提出將政府的經常開支預算增加428億元至4,065億元，按年增加11.8%。當中教育、社會福利和醫療衞生共佔政府經常開支約58%，即超過2,300億元。事實上，最近5年，這3個經常開支範疇的累積增幅達42.8%，可見政府積極投放資源培育人才，改善民生。更重要的是，今年預算案及其後4年的中期預測，公共開支與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會略高於本地生產總值的21%，積極回應香港社會和經濟多方面的需要。這個突破亦與香港的長遠財政承擔能力相匹配。主席，考慮到政府現時的財政狀況，預算案中提出一系列稅務和寬減措施，與市民共享經濟成果，並減輕一般"打工仔"的稅務負擔。經過仔細聆聽和審慎考慮社會各界的寶貴意見後，我在3月23日公布了關愛共享計劃，主要是向未能受惠於預算案原建議的各項分享措施的市民發放一筆為數4,000元的款項，有針對性及聚焦地與更多市民共享經濟成果。在這計劃下，社會上不同人士，包括專心照顧家庭而未能工作的婦女、剛退休而未符合資格領取津貼的年輕長者，以及收入不高、沒有交稅或交稅不多的"打工仔"，只要符合資格，均可受惠於新計劃。我相信這計劃涵蓋面足夠廣闊，已回應社會大多數市民的期望，達到共享經濟成果的目標。我明白市民希望政府能盡快落實計劃，但由於這計劃屬全新安排，覆蓋面廣，政府需時落實各項安排和執行細節。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現正努力籌備，準備在明年2月開始接受申請，並在4月份開始發放首批款項。我們會在稍後時間對《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為計劃取得所需的額外撥款。主席，政府會盡力配合立法會審議《條例草案》的工作。我懇請各位議員盡早通過《條例草案》，令預算案的各項措施可以早日落實，讓市民早日受惠。

《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
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審議《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就全體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的辯論及表決安排，議員已獲通知，全委會將會分3個環節處理有關程序。在第一個環節，會先合併辯論沒有修正案的總目。辯論結束後，會隨即表決將有關總目的款額納入附表。之後全委會會進入第二個環節，就所有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然後逐一表決修正案。完成修正案的辯論及表決後，全委會會進入第三個環節，處理餘下程序，包括納入程序、財政司司長的相應修訂及三讀。全委會先合併辯論可辯論的議題，委員可在此環節說明是否整體支持《條例草案》，最後逐一表決有關議題，直至完成三讀。我已就辯論及表決安排徵詢議員意見，預計於5月10日的會議上，會完成《條例草案》的所有程序。按照《議事規則》第68條的規定，本會首先審議附表。

現在進入第一個環節。全體委員會可就秘書剛讀出沒有修正案的總目進行合併辯論。委員已獲通知，全體委員會約有7小時進行這項辯論。辯論結束後，全體委員會會表決沒有修正案的總目的款額納入附表。現在辯論開始。

主席，今年的財政盈餘有1,380億元。但是，我最近看到一則報道，發現原來盈餘進一步增加百多億元，現為1,500多億元，是歷史新高。庫房無緣無故增加百多億元，政府有甚麼打算呢？如果"財爺"又將這百多億元投入"水塘"裏面，就不符合現在新特首說的理財新哲學，亦是不負責任的做法。

不過，亦有很多市民覺得扶貧措施不足。我最關心的是，如何在把我們現在的財富用於投資與用於扶助社會弱勢社群之間取得平衡，這是最重要的。因此，我想說一說，有一些事情政府應該做，而且是錢可以解決的問題，卻不肯做，可能因為被以往一些政策綁得太緊。舉例說，我們經常提到土地不足、房屋供應緊張，政府現在要收回新界東北的土地來建屋，這是好事。但是，一直糾纏的問題是如何為當地居民制訂合理賠償和搬遷計劃。我知道政府的心態是很害怕破例，於是只管蕭規曹隨，按既定政策行事。看回東北的例子，簡單來說，賠償和搬遷計劃只有"A餐"和"B餐"，即安排受影響居民入住公屋，不過要先經過資產審查，或給予60萬元特惠補償，然後要他們搬遷。這對於受拆遷影響的居民來說，這兩個餐都是他們"吃不下"的。上星期，我應受拆遷影響的古洞北居民的要求，跟他們見面，與他們討論了很長時間。

自1980年代開始，他已經靠養雞、養豬為生。今天他退休後，依然住在豬欄和雞欄旁邊的寮屋。按照政府現行的拆遷賠償政策，他未必可以獲分配公屋。

另外，一位離婚男士住在一個由雞欄改裝成的臨時寮屋。

所以，我再次在這裏跟掌管着巨額公帑的"財爺"說：第一、對於受東北發展影響的居民，提高他們可獲的現金津貼額；第二、對於沒有自置物業的住戶，容許他們免審查獲分配公屋：第三、將居民原區安置，例如上水寶石湖邨，或者百和路的房屋項目。我相信有這些措施後，他們會很願意離開現在居住的地方，而上述的建議亦是這群居民當天跟我說的最終訴求。主席，另外我想說的是，預算案公布後，很多人都表示，60歲至64歲這群人士沒有受惠，又或者一些低收入人士沒有受惠。

社會上總有一群人無法受惠於每年的預算案。政府經常說，萬一我們的經濟環境轉差，稅收便會有波動，所以無法作出長遠承諾，這一點我明白。然而，我覺得這種理財態度並不正確，因為在這份預算案裏面，看來看去也看不到特首的理財新哲學究竟"新"在哪裏？因此，市民對"財爺"宣布向合資格人士派發每人4,000元的反應，其實倒是讓他自己上了寶貴的一課，亦顯示市民不接受這個結構性遺漏。政府應該利用這次每人"派錢"4,000元來買一個教訓。未來的日子，政府要繼續留意社會上低收入人士，以及我剛才提到60歲至64歲的一群長者——他們剛退休，但享受不到任何長者福利。

主席，最後我想簡單說的是，上星期有一個關注虐待動物的遊行，有3,000多人參加。我聽到"一哥"表示，現在已經在22個警區裏成立專隊，專責調查虐待動物的案件。我希望"財爺"就這方面增撥資源予食物及衞生局和警方，以培訓前線警務人員，例如讓他們參加香港城市大學動物醫學及生命科學學院舉辦的一些課程，以加強調查虐待動物案件時的能力。主席，我謹此陳辭，多謝。

不過，我有責任提醒政府，除了投放金錢資源外，協調各個政府部門的工作及打破部門因循守舊的思維同樣非常重要，否則便難以推動創新科技的發展。中國在"中國製造2025"的戰略下，未來必然會加快推行產業升級和轉型，亦會進一步提升自我研發的能力和質量。倘若香港各個產業在未來數年不積極發展物聯網或產業信息化的改革，依然拖拖拉拉，我恐怕日後香港只會成為中國境內一個科技含量甚低的城市，無論是對內或對外的中長期競爭力都會變得岌岌可危。誠如國家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部長王毅曾經表示，當前的國際形勢和世界經濟正在發生深刻複雜的變化，一方面，開放合作、變革創新日益成為時代的潮流，另一方面，人類進步亦面臨封閉對抗和因循守舊的現實風險。所以，我們再三提醒特區政府在處理創新科技的研發或步伐方面，不要抱持故步自封的取態。就"中國製造2025"的戰略，香港貿易發展局曾發表分析文件，當中認為香港的科技業界善於利用國際通用標準和框架開發的技術，提供技術和管理系統的應用和解決方案，並可協助有關項目進行商業化，切合國家的"十三五"規劃衍生出來的科技需求。香港亦可以是內地企業"走出去"的首選服務平台，並可以支援內地企業前往外國進行科技投資項目和尋找合作夥伴。香港的廣泛專業服務和良好的知識產權保護，均可以為企業締造理想的營商環境。所以，在"十三五"規劃深入實施"中國製造2025"戰略的情況下，我相信可為香港的科技和服務業界提供不少機會，期望特區政府能夠抓緊時機。

有見及此，我建議政府考慮是否可以促使香港各大學進行的科研項目與大灣區進一步結合，與他們一起合作，而在生產基地方面，也可以考慮在內地大灣區進行，這便能有效利用內地提供的一條龍支援。事實上，過去我們看見一些大學，例如科技大學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也就是在科技大學進行某些研發項目，然後再轉到內地，例如在東莞或松山湖進行進一步的研發，最後生產有關的產品。所以，我希望可以有更多香港本地大學的研發項目與內地對接，我相信這會事半功倍。主席，我亦藉此機會說說啟德郵輪碼頭。

所以，民主建港協進聯盟多次建議政府應該將啟德郵輪碼頭範圍內的零售面積和娛樂活動面積大幅增加，只有這樣才可以真正令該地方興旺起來，而不是令人感覺大部分的地方像被丟棄了。我不相信現時的做法能夠真正作出改善，只有將當中的零售面積和娛樂活動面積大幅增加，才能真正有機會令場地興旺起來。主席，我亦想藉此機會指出，就本港的物流業發展，一些長期從事貨物空運業的朋友曾向我提出建議，便是政府應該吸引更多海外企業來香港開設貨物集散中心，以提高貨物運送的處理效率。我們期望政府能夠持續投放資源，物色適合的土地興建現代化的物流設施，特別是要應對近年非常興旺的電子商貿和網購等。其實，在物流配套上，政府應該要有恰當的應對，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夠聽到我們的聲音，進一步進行研究，撥出資源和土地興建一些現代化的區域分銷中心或物流中心。我過去亦一直就產業方面向政府提出要求，例如在高增值航運業的服務方面，其實政府一直沒有回應我們提出的一些建議，包括我長期建議政府研究將海事處處長的權力下放給其他管理層，以批核貨運船隻有關豁免文件的要求。

這會令更多船隻願意來香港登記，懸掛香港旗幟，使用我們的服務，繼而進一步使用其他相關的服務，例如海事保險、仲裁等。這些也是龐大的產業，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夠聽到我們的訴求，並作出回應。最後，我只是多提一點，也就是小額錢債審裁處現時已經有小組正在審議，將申索限額由50,000元提升至75,000元。我希望政府提供時間表，說明何時會把限額提升至100,000元，服務更多市民；第二，我希望政府投放更多資源，不單回應我們長期提出的要求，亦即提升申索限額，而更重要的是必須確保小額錢債審裁處有足夠人手支援法官，包括整理一些法律觀點，這樣才能最有效率地處理更多個案和服務市民。

飛行服務隊每年獲得撥款只有3億多元，而2018-2019年度的營運支出便是3億4,000萬元左右。飛行服務隊在社會上擔當很重要的角色，既負責救急扶危，又協助其他政府部門執行工作，即使在颱風或天氣不穩的情況下，飛行服務隊仍然緊守崗位。

主席，這個環節是討論沒有修正案的總目，我認為沒有修正案的總目與特區政府的理財哲學息息相關，所以必須談論新一屆特區政府上場後的理財哲學。從今次的財政預算案，我們清楚看到所謂的理財新哲學，完全欠缺新的內涵，只是繼續抱殘守缺，讓社會貧窮依舊，又沿襲過去缺乏長遠規劃的思維，繼續側重財團，偏袒商界，忽視基層，在民生問題上"拖得便拖"，無助解決和改善貧富懸殊的問題。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調查顯示，今年只有26.3%的受訪市民表示滿意這份預算案，預算案的平均分只有48.2分，是近10年來最低。

主席，雖然上屆政府已重設扶貧委員會並定立貧窮線，但近數年，香港的貧窮人口持續增加，貧富懸殊的情況不減反增。

香港自稱為國際都市，但可惜只是上層繁榮，基層卻難以維生。近數年的物價不斷飆升，市民生活的主要成本正不斷地增加，不少基層市民對住屋問題非常擔心，害怕沒有居住的地方，這是最大的問題。

在為民紓困而言，這豈不是一個諷刺和笑話嗎？代理主席，對於一份備受批評的預算案，特首卻一直讚不絕口，甚至表明"力撐"。

當"派糖"不公道，引致民怨四起時，特首還"幫口死撐"，表示有需要時可由關愛基金處理相關問題。不過，大家也知關愛基金本身也受到很多限制，並非如特首所說般可以"補漏拾遺"，讓基層市民得益。

特首一直以來均以民生事項作擋箭牌，但上任後即將以往"以民生為大前提"的說法拋諸腦後。

我們明顯看到，今次預算案的結果是對工商界獻媚，致令社會的民生、貧富差距問題得不到解決。

代理主席，不知你有否聽到我開始時的發言，我指出因這個環節是討論沒有修正案的總目，而沒有修正案的總目與新一屆政府的理財新哲學息息相關，所以我一直在說明特區政府的理財新哲學，如何未能令有關總目達到拉近貧富差距、改善民生的效果。代理主席，我認為今次預算案在共享經濟成果上，確實未能達到為民紓困的效果，所以政府應重新思考如何將龐大的盈餘益惠基層市民。我們看到基層市民面對的生活壓力正不斷增加，如果大家有落區，有聽過民意，便知現時的物價高、租金也高昂。

政府的財政預算未能準確反映實際情況，因而衍生的結構性財政盈餘問題一直備受詬病。對於盈餘多出300多億元，我不知司長有甚麼想法，但我認為他應好好利用這筆錢，投放在一些大家認為預算案未盡如人意的地方。我今天早上聽到羅致光局長說，安老服務現時面對人力及土地出現瓶頸的問題，但從政府運作的角度來看，如果政府有極大決心顯示未來要完成這些任務——例如，羅局長曾經說過會於未來20年內增建438間安老院舍，以應對人口老化這個"海嘯"問題——即使未能做到，政府是否應設法展示決心，使所有政府部門和政策局明白這是政府上下一心的工作目標呢？如果政府沒有這樣做，我不知其他部門會以多大力度支援羅局長所說安老服務面對的人力資源和土地不足問題。

我們經常說必須投放大量資源，政府在這方面涉及多少開支、增加多少百分點、佔整個公共開支越來越高的份額等，總是從消費或開支角度來看整件事情。當整個社會出現人口老化問題的時候，"銀髮經濟"本身已變成一種產業，而且會衍生甚麼呢？當政府確定這是工作目標的時候，而且預測整個社會人口必定會因老化而出現這些問題的時候，便須進行相關的配套工作，包括培訓人才以應對10至20年後的情況，在加上科技、智能設備的應用，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產業。如果把它變成一種產業概念的話，可以把投入的資源視作可以帶動相應的"銀髮經濟"。

如果看不到任何經濟活動出現商機在前方的情況，便難以凝聚足夠的動力，以推動相關的產業發展。

這份預算案強調本港將來要創新、創科，更大力投放500億元發展創新科技。很多同事都指出，作出承諾和金錢並非創新科技的決定性因素，它只是一些重要條件，為創新科技打好得以長足發展的基礎。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弄清楚發展所謂創新科技的時候，人才匯聚其實是一個甚麼概念？我聽到特首、官員和一些商界朋友都說大灣區將會提供很多機遇，因此希望推動港人在內地進行投資和發揮影響力，尋找機遇。由於受到內地政策所吸引，當地的電子科技業都轉往內地發展，例如浙江和蘇州的科學園區，台灣經濟亦因此被掏空。在十多二十年間，大家看到整個台灣經濟停滯不前。這反映了如果本地經濟本身沒有足以落戶的經濟實力，其實只能為他人作嫁衣裳。

我們經常說，誰能成為灣區經濟中的矽谷，人才便會在那裏匯聚。

當人才離開後，香港還能憑甚麼吸引更多人才來港呢？

如果政府官員仍然抱着"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鐘"、多做多錯，不做不錯的觀念，香港根本不能營造到創新科技最需要的氛圍。

如果香港沒有這個願景，只建議香港人到內地尋找生計或機遇的話，其實正正是掏空香港的行為，這是我們絕對不能接受的。

4月24日——此事絕對與香港有關——美國駐港領事唐偉康在香港外國記者會的午餐會演說時表示，中國違反了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而且已經達到不利美國的程度，因此美方現在"有正當理由要求賠償"。唐偉康亦在當日的演說提到一個比喻："中國已拿了黃牌，黃牌是要令球員在傷害別人前有機會改變踢球風格。"這句說話明顯是要警惕香港及中國的官員，希望能夠回復到過去的經濟狀況。但是，在香港，無論財政司司長或政府都以為，中國走上資本主義的金光大道，我們可以繼續做買辦的角色，改變服務的對象，即一直說的"悶聲發大財"。財政預算案內大部分的投資，亦是沿用過去"悶聲發大財"的風格。但問題是，中國走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已明顯不過。國企有政府撐腰，外企根本無從競爭，在香港亦是如是。

但這些所謂成功的國企，是靠打好官場關係才能生存下去的。於是，香港今天給大家的印象似乎只是中共的"白手套"。同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一個政治學習會議上表示，要"深刻感悟和把握馬克思主義真理力量，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提高全黨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當代中國實際問題的能力和水平。"同時，他亦提到："《共產黨宣言》揭示的人類社會最終走向共產主義的必然趨勢，奠定了共產黨人堅定理想信念、堅守精神家園的理論基礎。"我引述以上兩件事件，是想回應香港現時的財政預算及政治狀況。習近平的發言明確顯示，在中共的眼中，國家資本主義與歐美陣營的財力及科技角力，似乎要達到兩個目的：第一，是要"興無滅資"；第二，是"東風壓倒西風"。

我再回看唐偉康的演辭，有一點提到香港，亦與我們的財政預算有關。他說"不希望香港成為中美角力下的'無聲受害者'，當下的形勢讓香港有機會展示自身的長遠價值，扮演幫助中國轉型，與連結世界經濟的門戶"。

但是，中共和特區政府傀儡樂此不疲地收緊香港原有的自由，例如港澳辦前主任王光亞在4月25日出席北京的會議時提到，在香港呼喊"結束一黨專政"口號的人不可以參選立法會，因為此舉有違國家憲法。明顯地，在中美角力的格局下，香港人似乎被特區政府和中共傀儡擺上檯面，萬一引來美國援引《香港關係法》，不再承認香港的自治地位，造成的經濟震盪恐怕會超過1997年及2008年的總和。所以，陳茂波司長的預算案內的所謂宏圖大計，正如我的發言題目所言，全是空想，全是空中樓閣，包括500億元的所謂創科局撥款，以研發香港本地的科研，又或在"一帶一路"下香港如何獲得前所未有的經濟機遇，一切也是空談，一切也只是空中樓閣。最後，我想引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最近的說法。他說希望美國尊重香港是獨立貿易關稅地區的身份，並寄望港府能以第三方的身份，在中美貿易關係越趨惡劣的環境下參與磋商。他更說要享受"一國兩制"的經貿好處，但同時又要在政治上全面赤化，向北京的主子獻媚。這些就是香港人一直以來典型的"韋小寶"、"白手套"和買辦心態。但是，問題是香港是否配得起這個獨特地位？主導權一直也在美方，他們已劃下底線，已亮出黃牌。如果不願意看到香港的自治權一點一滴地流失，按現時香港特區政府左閃右避、把香港人置於檯面的做法，香港最後只會難以幸免於難。

若香港的戰略定位不清，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的預算案也只屬空談。我們今天討論這份預算案，其實說到底也只是一種形象政治，無論"派錢"或將來向醫療基金撥款多少，均是形象政治。但是，很可惜，這些公關伎倆被現屆政府弄至一塌糊塗，"派錢"也落得民怨載道。最後，就這份預算案，我只作出最後的呼籲，就是希望多位特區官員和香港的中共顧問思考就我這篇發言中最重要的評價：香港有經濟、政治和文化競爭力，只因香港有自由。所以，對於這份預算案，我只能投反對票，因為這份預算案只是空談和空中樓閣。

為何市民看中醫需要自負盈虧，看西醫卻不用？很明顯，我們可以看到，政府的政策只顧興建硬件，例如政府承諾在將軍澳建設一間中醫醫院，建設了硬件後政府似乎又想"縮沙"，有意將中醫醫院交給NGO，即非政府機構以自負盈虧的方式營運。我們長期看到政府是"重西醫、輕中醫"，而且很明顯，在香港亦存在西醫醫生的醫學霸權。民主黨希望政府不但重視西醫，也重視中醫，甚至是結合療法，尤其是在腫瘤科，很多病人完成化療、電療後，都希望透過中醫藥調理、排毒等，但政府卻常常對後半部的中醫診療置諸不理。我們知道政府會進行檢討，民主黨希望政府認真考慮將中醫納入公營醫療體系，不要讓中醫自生自滅，讓市民可以享有優質而且可以負擔的中醫門診及住院服務。在改善公共醫療方面，除中醫外，我也想提提另一點。政府其實投放了很多金錢在醫院的硬件建設上。在2016年已有第一期的醫院發展計劃，當時亦為此撥出2,000億元。剛剛在財務委員會上我們也通過瑪麗醫院、廣華醫院、聖母醫院、黃大仙醫院等數間醫院的重建項目。

所以，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增加醫護和專業人員的培訓名額。我相信將來醫院建成後如發現沒有足夠醫生和護士，那麼即使有醫院也沒用。我們需要政府清楚告訴我們未來對醫護專業人員的規劃，包括我們需要增加多少個名額，而政府又經常計錯數，算來算去也總是不夠，令市民最後要輪候很長時間才能看專科醫生。我特別關注的是未來大學一年級的醫療人員或health care worker的培訓情況。

在教育方面，我們看到"林鄭"政府上任後，已經說會投放50億元作為教育方面的經常開支，亦會增加教育開支佔GDP的比例，社會因此對"林鄭"的教育政策有很高的期望。

關於BCA撥款的修正案，我看不到立法會主席有任何好的理由，不批准我和葉建源議員提出修正案，削減BCA平均每年7,300萬元的開支，因此，我要特別在這裏說說此事。

教育界、學校和家長已圍繞這項爭議討論多年，但仍未解決。

我們看到現時BCA的安排，不記名和不記校的原意是好的，但政府卻又提出，即使不記校，學校也可以自願報考，然後可取得報告。這樣便變相是記校，最後又變成學校之間互相競爭，這正正是操練的根源，是最根本的問題。所以，我說不記名、不記校和抽樣方式全都是欺騙家長和教育界，正正便是這個原因。大家看看數字，全港有537間小學，其中超過180間會全級學生應考；在34間官立小學中，超過30間會全級學生應考，即九成官校也會全級學生應考，這便是政府自己帶出的意志，官校是政府開辦的學校，其中有九成學校會全級應考，即政府自己也甚為支持全級學生應考，牽頭把操練文化帶入小學，這是極不應該的。

我也要說說環境方面的事宜。今年很多人把預算案的重點放在電動車上，而我過往亦曾提到，即使電動車有"一換一"的新安排，但我認為政府推動電動車的整體政策不思進取，甚至不進則退，落後於全世界。

鑒於公共充電設施不足，我們已清楚說明，應訂立短期目標，令充電站和電動車的比例增至1：5，故此應立即多興建最少1,150個充電站，而這些充電站所需的公帑少於5,000萬元。

所以，就整體環境政策而言，我看不到政府有任何決心投入資源，願意花錢解決香港的環境問題。

例如政府最近公布，在兩電《管制計劃協議》下，會發展可再生能源。為甚麼政府不利用這些款項來資助私人屋苑的業主立案法團及商業大廈安裝太陽能板，達致全民參與呢？為甚麼政府不撥款研究廢膠回收？

這數個微小的例子已可讓全香港市民知道，政府即使有錢，也不願意用來解決香港的環境問題，我認為這問題值得"林鄭"和黃錦星局長深思。

代理主席，最近數年香港每年也有可觀的財政盈餘，因此多撥資源照顧弱勢社群是應該做的。但是，我們亦不應忽略一群為香港繁榮默默耕耘，作出貢獻的中產人士。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公布後，有聲音認為是"厚中產，薄基層"，我認為有欠公允。大家細心想想，自特區政府成立至今，投放在社會福利，照顧老弱及基層人士的資源不斷增加，但相對於中產，政府所做的可以說是微乎其微。因此，過去我聽到有聲音希望政府多關顧中產人士的需要，難得今年的預算案對中產着墨較多，我認為是應該的。中產人士是香港社會的中流砥柱，為香港的繁榮安定作出不少貢獻，但他們極少大聲吶喊，說出自己面對的困難。

文中說到"其實中產階級普遍並不反對'能者多付'的原則，也不希望過份強調中產階級和低下階層的利益對立，造成社會分化。"中產階級沒有資格入住公屋，卻要面對年年上升的租金及其他支出的壓力。日前政府剛公布2017-2018年度的盈餘達1,489億元，較修訂的預算數字多出超過100億元。政府在照顧基層之外，在豐盛的盈餘下，亦應紓緩中產的壓力，提供寬免措施，包括為他們提供資助房屋的階梯，令中產人士也可以分享香港的經濟成果，所以我支持財政司司長提出退稅及擴闊稅階的做法。

預算案指出，2019-2020年度至2022-2023年度的基建開支將突破每年1,000億元。不過，究竟這些預算開支何時才能真真正正用在基建方面呢？今年3月初，行政長官指出，在2016-2017年度，只有18項總額涉及555億元的工程獲批，餘下六成的工程項目受阻，影響建造業生態。2017-2018年度政府提交了超過100項工程予立法會審批，涉及約2,000億元撥款，但截至3月初，獲財務委員會通過的只有約三分之一的撥款。代理主席，一些議員在審批基建工程開支時強調要監察政府。議員監察政府無可厚非，但為了政治目的，不斷"拉布"，漠視社會及民生訴求，為拖而拖，做法又是否妥當呢？拖延的結果不單影響從事建築業人士的生計，更有可能令建造成本上升，導致超支。代理主席，預算案提到要未雨綢繆，投資未來，以改善生活環境，令香港成為宜居宜業的智慧城市。可是，申訴專員公署最近的報告指出，香港水管爆裂的情況令總體滲漏率達15.2%，遠比新加坡的5%為高，更不及日本近年維持在2%至3%的水平，原因是日本政府每20年便會更換一次水管，令水管不致老化。香港城市基建老化的現象已逐漸浮現，大街小巷不時會有各式各樣的公共設施維修工程。"派錢"雖然令市民高興，但我亦要強調，政府應未雨綢繆，投資未來，更新基建設施，修橋補路，更換水渠、水管等設施。預算案預留30億元推動"樓宇更新大行動2.0"，透過促進適當的維修保養，保障樓宇安全，延長樓宇可使用年期，減慢市區老化的速度，以改善居住環境。不過，除了提升樓宇的功能外，如果我們可以在相關的專業顧問方面多作一點投資，亦可更新及美化樓宇外觀，令老化的樓宇變身成為美輪美奐的大廈。我經常也說，一些小型工程應讓中小型企業和年青的專業人士參與，讓他們發揮所長。所以，預算案在未來5個財政年度增撥2億5,000萬元協助香港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把握"一帶一路"和大灣區的機遇，我對此表示認同。要把握機遇，便不能忽視創新科技的使用和發展。預算案提出撥款10億元成立建造業創新及科技基金，相信可以提升和支援業界使用創新科技。不過，我也很關注政府內部能否同步進行，並為相關的公務員提供合適的培訓，以免出現政府系統不能支援相關作業系統的情況，白白浪費我們的資源。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將有關總目的款額納入《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

政府現時坐擁過萬億元財政儲備，年度財政盈餘也高達1,380億元，理應思考如何善用財政盈餘，除了繼續堅守"應使則使"的原則外，也應想想如何與市民分享經濟成果。市民看到政府庫房"水浸"，自己的生活卻十分緊絀，難怪他們對政府感到不滿。民建聯早前以"投資未來，分享成果"為主題，提出一系列改善民生、還富於民的建議措施，當中包括不少容易實行而且能讓市民分享經濟成果的政策，包括65歲免審查領取"生果金"、60歲以上長者享有醫療券及兩元乘車船優惠、提供輪候公屋租金津貼，以及寬免公屋住戶租金等。可是，政府一意孤行，即使有盈餘，卻不願意這樣做，難怪市民質疑政府還富於民的誠意。面對多方壓力下，政府最後推出一項補漏拾遺的措施，向合資格市民發放一筆為數4,000元的款項，讓各階層也可分享經濟成果，卻又被市民批評申請手續複雜、行政費高昂，有些市民更質疑政府這樣做的動機。這項政策公布後，我在地區解答了不少市民的查詢。

政府一向喜歡用數字來顯示政績，既然司長在預算案臚列了很多數字，我現在就跟政府計算一下房屋方面的數字。讓我先談談單位供應。《長遠房屋策略》清楚訂明為期10年的滾動供應數字，即陳帆局長掛在口邊的28萬個公營房屋單位及18萬個私營房屋單位。

如果以每年25,000個公屋單位可分配予輪候冊的申請人計算，不足的公營單位數字達4萬個之多，而輪候時間也因此延長了19個月，副局長，請注意是延遲了19個月。土地是本港最短缺的資源，房屋也是社會人士感到最困擾的問題。在分配土地資源的時候，政府尤其應重視公平和合理。社會經過討論才達成了《長遠房屋策略》的公私營房屋比例及供應目標，但公營房屋現在卻出現了一個重大缺口，另一邊廂的私樓目標卻已達標，甚至可以說是超標。政府為何不能把部分私營土地改變為公營房屋用地呢？代理主席，如果用住屋來區分，社會最基層、最需要政府伸出援手的人，就是收入低微的"劏房"租戶。根據學者的估計，這類住戶現時約有16萬，"上樓"必定是他們長遠改善生活的途徑。我借此機會再次提醒政府當局，考慮採取以下方法讓他們的住屋問題得以紓緩。第一，增加土地供應。不過，根據我剛才提出的數據，未來5年恐怕也難以實現。

雖然政府當局經常說"綠置居"與公屋可以"一換一"，但是由購入"綠置居"家庭收到鎖匙到交回公屋單位，然後房屋署須為單位進行翻新再作分配，差不多需時6個月，絕非局長和特首所說的44天。如何能夠在44天內做得到呢？此外，當局推出"綠置居"的時候，時任局長張炳良清楚指出，"綠置居"屬於資助出售房屋，應計算在資助房屋的數字內。我希望陳局長不要帶議員"遊花園"和玩數字遊戲，也希望他不要攪亂公屋供應的進度和數字。

除了租金津貼外，我今天還呼籲政府採納民建聯的另一項建議，容許未補地價的居屋業主，將單位以低於市價租給社企、社福機構或慈善團體，再轉租給基層家庭。

當然，在這10多萬個基層家庭中，還有大批沒有資格"上樓"，但又買不起私樓的中低收入家庭，也需政府協助。

對於這批較為夾心的家庭，我希望政府當局可以考慮以下建議：第一，優化居屋的銷售安排，增設網上申請。

房屋署署長較早前在立法會被我再三追問後答應跟進，我也希望房屋署與時並進，在下一期推出居屋時容許網上遞交申請。第二，全面檢討居屋的定價安排，容許售價與市價脫鈎，即不再死守市價七折的指引，而以申請人的負擔能力作為依歸。第三，設立租金扣稅額。我留意到司長在這方面積極回應我們，表示只剩下一些執行細節及稅務局電腦系統更新的技術問題，我希望司長盡快承諾在下一個年度落實計劃。代理主席，我還想藉着這個機會轉達九龍東居民的數個強烈訴求。

其次，我希望藉着觀塘市中心重建這個契機，政府、市區重建局和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積極考慮擴建觀塘站月台，以紓緩觀塘站的迫爆情況。否則，當市建局完成重建而月台還未擴建的話，便會出現"蘇州過後無艇搭"的情況，希望當局不要錯失良機。

特首說過甚麼，何謂理財新哲學、何謂施政新思維、何謂與你同行......

我很希望政府能夠順應民意，真正體察民情和回應市民訴求。

但是，在預算案公布後，評價頗差。我聽到市民對我說，"政府有錢也不懂花"、"政策很'離地'，並非急市民所急，看不到有何新思維，有何新哲學"。代理主席，其實這份預算案也並非沒有優點，例如在發展多元經濟方面投入了很多、大力投資500億元在創新科技方面，亦預留了款項，作為改善社區文化設施和街市的長遠投資。此外，這次也是首次聽到中產人士的掌聲，大家覺得政府終於照顧到中產人士的需要了，這次中產市民也認為有"糖"分了。政府亦聽到我們的意見，預留了5億元幫助病人應付非常昂貴藥物的費用。

主要原因是正如我剛才所說，很多基層市民不感到受惠，主要是預算案忽略了低收入市民，以及60歲至64歲的長者。他們覺得自己甚麼也沒有，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為甚麼會有這個問題呢？我覺得政府經過這次教訓，應該想一想是否在制度上出現了問題。這次制訂預算案的方式究竟有否採用新思維和新哲學，還是跟以前一樣，全部也是由上而下，而非由下而上呢？很多時候，我們看到政府在制訂一些政策時有很多長官意志，有一些政府部門未必能夠經常聽到民情和民意。

我剛才聽到莫乃光議員說我們要再投資多一點，再做好一點，我又聽到胡志偉議員很着緊地說香港十分落後於人，我們應如何留住人才，以及吸引更多人才來香港發展等。代理主席，沒有土地、沒有政策、沒有資源、被人不斷"拉布"，創新及科技局拖拉了3年多才能成立，是3年多。現在我們說要投資基建，終於在河套找到一大幅土地，可以製造土地，以供發展創科，但亦遭遇"拉布"和反對。沒有土地，便甚麼也不能發展了，那麼便要依靠內地的土地了。我們不到大灣區又如何發展？

我們在大灣區看到人家的科技應用，例如交通警察，本來也是仿效香港的一套，但現時人家已全面採用大數據，實時追蹤。香港市民問，現時投資數百億元在創科上，那麼何時可以解決堵車的問題、泊車找不到車位的問題、電子支付的問題？

當其他地區已經在發展醫療的區塊鏈時，香港卻仍未開始考慮和使用。

至於房屋問題，現時交給了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處理，但究竟這是解決問題還是製造問題？是討論還是分化社會？這些也是很多市民經常思考的問題。

我們看不到政府投資了甚麼，以便將來在新界東的交通基建方面解決問題，我們看不到。

代理主席，財政預算案是一個政府、一個地區最重要的文件，收入有多少及收入來源為何，均代表該地方的經濟情況；更重要的是，它代表該地方的價值觀，亦能顯示收入結構有沒有任何問題，應如何理順等。

如果盈餘較預期多，便要考慮如何用得其所；更重要的是，政府是否應想想為何每年盈餘也較預期多？

政府應在預算案內回應這些問題，而議會應審議這些問題。可惜，就這份預算案而言，我們聽到很多人只關注一個問題，就是會否"派錢"。我看到司長為了這個問題而疲於奔命，而司長的其他努力卻似乎沒有人理會，我也為他感到不值。

我當天給予這份預算案65分，是較合格高少許的分數。扣分的主要原因是結構性的問題仍未解決，卻又沒有善用盈餘。我贊成採用成立專項基金的方法，利用每年的盈餘來處理一些跨政策或緊急的資源問題。政府有那麼多盈餘，僅成立一個數百億元的基金，其回報已很可觀，無須利用本金已能處理很多問題，更能持續運作，差不多等同增加政府的經常收入。雖然我認同預算案已能照顧多方面的問題，對司長的努力予以肯定，但預算案未能處理稅收問題，以及未能善用盈餘，所以我給它較合格高少許的分數。

第一是社區保姆，很多人不知道或不熟悉這個名詞。

第二是在幼稚園增聘外籍英語老師。

所有專家均對我說，如要提供真實語境，以提升學生對某一種語文的興趣，最重要的時間是在他們3至6歲時，而不是較後的時期。第三，實政圓桌一直要求每年撥出約3億5,000萬元把"N無"津貼恆常化，即非公屋、非綜援、低收入住戶的一次過生活津貼。

基於以上原因，代理主席，這份預算案被扣了那麼多分數，令我難以支持。至於我最後會投棄權票還是反對票，我以上3項那麼具體的要求，均是我所接觸的選民希望我能為他們爭取的，我會根據司長最後的回應決定我最終的投票。我謹此陳辭。

首先，我們的問題是盈餘是否一種偶然情況呢？

但回顧整體情況，這筆所謂屬意外之財的巨額盈餘其實有跡可尋，因為每年也會出現一筆相對大的盈餘。因此，當我們使用這筆錢時，要考慮到所謂盈餘其實是經常出現的非經常收入。對於這些經常出現的非經常收入，我們可以考慮將之撥作經常性開支，而非如政府過往的做法般視之為波動收入，因而不會撥作經常性開支，而只會"派糖"或作一次性支出。一次性支出和"派糖"的做法，其實會浪費大量可用以改善香港長遠發展的資源。

這些收入均佔香港整體財政收入相當大的比例，而回顧過去10年的預算案，這些所謂不穩定收入佔整體總收入約三成。

我們在房地產方面的印花稅收入根本是以買樓的錢代替稅收，所以某程度上亦是來自市民的"血汗錢"。

在日常生活中，無論是教育、福利或其他方面，均以經常性開支維持。

在大約四五年前，有民間智庫提出財政穩定基金的做法。

這其實是一種相當合理的做法，而我後來亦曾進行研究，發現我們不一定要成立基金，因為基金只是一個概念。我們只須將收入"攤長"，例如今年有千多億元，如果將這筆錢攤長至未來數十年，我們今天可否撥出部分金額作長期運作之用呢？

我一直十分強調，教育是需要以經常性開支為主的其中一個範疇，而非如政府過去般以一筆過、短期或不穩定的撥款處理。

無論是家長或學生也知道教師的頻密變動其實對教育而言是一件壞事，所以我們需要穩定的經常性撥款。大家或許也認為今年原本開局不錯，而我亦認為開局不錯，因為特首一開始便表示會撥款50億元以改善香港教育，並表明這50億元屬經常性開支，當時還十分尊重並充分吸納教育界的意見，所以開局不錯。但很可惜，這種做法無以為繼。

此外，在教育政策上亦有很多令我們失望之處，例如TSA的問題，屬一大失誤，缺乏教育理念引領。

這些非經常性開支和一次過撥款會令教師疲於奔命，所以有時候也不知道有錢是否一件好事。我最後想提出的一點是回顧多年來的預算案，除了政府提到的財政儲備外，其實還有一些錢投放在不同基金。

我很希望教育局能提出好的教育政策，亦希望政府在使用公帑時能切實到位，以達致教育界和社會殷切期待的改善。

代理主席，公民黨在今年財政司司長就財政預算案進行諮詢時，曾經給予司長一個忠告，便是"處富知貧，投資民生"，意思是當我們處於富貴，有盈餘時，必須知道貧窮人的艱苦，既要未雨綢繆，為明天作準備，亦要明白貧窮人所面對的困境，向他們施以援手。套用在預算案上，當然是應該在我們坐擁千億元盈餘時投資未來。今年的財政盈餘可能是歷屆政府中數一數二的，但是，面對着這個幸福的煩惱，聰明的特區政府在處理這次的財政盈餘時顯然顯得進退失據，未來的政府或來屆政府在再處理相同事情時，必須謹慎為之。今年預算案的其中一個焦點是究竟應否"派錢"。公民黨想在這裏重申，我們認為藏富於民和還政於民一樣，從來也應該是公共理財的皇道，是相信民間智慧，而且對社會有所裨益的一個選項。不過，現實中也有事情需要公權力推動，尤其是一些解決長遠社會危機的民生事項，包括全民養老金和安老院舍等，也是我們應該投資的地方。不過，很可惜，前述的範疇，在今次這份預算案中也看不到。我們對今年預算案的評價，代理主席，可以用5句說話來形容："下未通情，上不達理，花不得其所，行不得其道，使不得其法"。既未能體察民間疾苦，亦看不見背後有何理財哲學。之前提到的新理財哲學似乎只是雷聲大，雨點小，應花的地方沒有花——安老、公共醫療和青年貧窮等亟需投入資源的問題只見杯水車薪，但花在政治工程上的則毫不吝嗇。其中一個例子是，搞"洗腦"教育的青年發展委員會又獲撥款10億元。究竟這是政府甚麼的理財新哲學呢？顯然政府自己也解答不到。

人才之所以稱為人才，他們當然是眼看四方，有好的地方自然會被吸引過去，而國內當然是其中一個選項。作為一個負責任和有目光的政府，究竟我們除了懂得叫本地人才向北望之外，我們做了甚麼來留住"Made in Hong Kong"的真正本地人才呢？

同時，代理主席，特區政府對科技發展終於投以關注目光，展開銀彈攻勢，要在未來5年追回落後的20年。

我嘗試在Google上以"科學園"3個字進行搜尋，代理主席，不知你能否想象，在Google的最熱門搜尋當中，"科學園"後面是跟着甚麼呢？代理主席，這亦反映出民間對科學園的印象是它變成了周末的好去處，是可以泊車和遊玩的地方，這似乎與科技的發展有所違背。代理主席，香港人對於香港公司或香港人研發出來的項目必然有自豪感，這也證明香港可以很有創意。但是，現時的政策是否"貼地"，能否幫助香港人呢？代理主席，我舉一個例子供大家參考。政府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成立一個10億元的基金，以推動安老服務和樂齡科技，將照顧老人與科技結合起來。之後，有院舍引入在博覽會展出的一套新系統，稱為"配安心藥物管理系統"，幫助院舍節省分藥時間，由每天15小時減至2小時。這套系統由香港人設計，資金來自香港，由香港公司研發，更是在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舉辦的比賽中獲獎的系統，相信今天在席的楊局長也必然認識。因為違反了社會福利署的指引中有關不可預先拆開藥物包裝的規定。代理主席，這是否很大的諷刺？我想指出的是，政府搞創意科技並不是要搞發明創新，做創新及科技局的官員最重要的工作是為科技界打通關節，拆牆鬆綁。這一點，我亦希望楊局長能夠清楚明白。代理主席，在更大的層面來說，要留住人才，我們需要的是城市的可宜居性，即良好的居住環境，這需要政府作出更有效的投資。很可惜，在今年的預算案中，政府一錯再錯，喪失這次良好的機會，對這一點我表達非常大的婉惜。最後，我特別重申，公民黨正正因為上述原因，這次會投反對票。

我們歡迎政府優化此基金，特別是容許所有結束帳戶可以重新啟動。這對於"打工仔"來說，是很好的做法。

我們希望勞工及福利局或教育局再次考慮，容許市民使用持續進修基金的津貼來考取政府所承認的牌照。另一個我想討論的問題是小學學童輔導。

它可以改善經營條件，為何不支持呢？

蘇偉文副局長現時在席，我知道他努力設法使居住在公屋或居屋的市民得以改善其居住環境。

我們希望政府由淺入深，全面檢討街市政策，以改善和解決街市現存的問題。

因為我們即使有盈餘也沒有運用，無論是用於短期刺激消費或是長遠投資——局長是經濟學者，應該也懂得這些——更沒有動用盈餘提高香港的生產力、競爭力。再者，這位權威人士還告訴我，有關政府現時就土地進行的諮詢工作，土地供應專責小組雖然提出了18個選項，但大家也知道填海一定免不了。

因為領展的問題，除極度影響民生外，也影響政府的收入。新民黨長期密切關注領展瘋狂加租影響民生，並且有違契的問題。我們發現領展多個商場有違反地契和公契的情況。我很高興已經接獲房屋署的相關答覆——蘇副局長可能仍未知道這件事——但當局早兩天已回答我，證實領展在逸東邨的停車場違契，因為逸東邨的地契訂明限制車位使用者須為逸東邨住戶、邨內物業的佔用人及其真實的客人及訪客。領展在2017年4月至今年2月推出長期停泊計劃，駕駛人士在逸東商場消費滿指定金額——即是為自己的商場找生意——或停泊3天以上可獲泊車折扣，這是違契的。此外，房屋署證實，領展逸東3號停車場部分樓層並沒有開放使用，這是否打小算盤，想節省管理費呢？

領展應否向政府補地價呢？

此外，就是政府的停車場政策。

這種種問題不僅影響民生，還會影響政府的停車場政策、稅收政策和執行地契的政策。代理主席，我懇請局長稍後公開回應這些嚴重的問題。此外，新民黨會繼續向房屋署和地政署，提出領展及其他持有公共屋邨或屋苑商場的業主的種種違契問題，我們會繼續跟進有關事宜。

如果對創意產業的撥款可以增至如50億元，也不過是創科產業撥款額的10%，但我相信對推動創意產業有很大幫助。既然楊局長在席，我一定要談談創科產業這個部分。當然，我們知道這是重要的，要在創科產業方面急起直追，因為深圳、新加坡等地的創科產業很厲害。

這根本完全不配合政府的政策，令打算在港投資設廠的人卻步。政府的政策是鼓勵香港再工業化、工業回流，以及在新科技發展方面採用本地技術和留港投資，但我想說的是其下有些人根本不知所謂，大搞破壞。局長，我希望你能在這方面好好改善，看看轄下不同部門如何可以積極配合政府的大政策。另一點關乎人才庫。

每屆政府也有新想法，但當每屆政府任期屆滿後，新一屆政府便棄掉上屆政府的措施，既未能延續，亦無法持續發展，這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呢？到了下屆政府，我不知道林太會否連任，但如果是新的政府上場，這個創新及策略發展顧問團便要解散，然後不知道又會成立些甚麼。

舉例而言，經濟發展委員會轄下成立了一個與我所屬行業相關的時裝業發展措施諮詢小組。

因此，我認為很多政策事宜除了要有資源和撥款支持外，還要得以延續。

政府現在成立了一個由政務司司長擔任主席的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而施政報告亦表明香港人力資源不足，需要引入外來勞動力。究竟它最終指的是輸入外勞、專才還是甚麼呢？大家也知道很多行業無法聘請人手，建築、護老、物流、運輸等行業全部人手不足。

代理主席，今次的財政預算案其中一個最爭議的項目當然是"派錢"4,000元，預計支出113億元。當中涉及"派錢"110億元、行政費3億1,000萬元，衍生706名非公務員合約職位，行政費佔總額2.8%。

其實社會對今次的預算案的聲音很明顯、很清晰。

最近數月的虐兒案令人心痛，我們希望政府投放資源，令虐兒、家庭暴力等情況可以得到改善。最重要是要有資源。

一間幼稚園的學生中位數大約是151人，即一位社工對4間幼稚園。雖然這只是個試驗計劃，但未至於要這樣吧？計劃是由獎券基金撥款5億400萬元，資助幼兒中心、幼兒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社工服務3年的試驗計劃，為15萬名學童及其家庭提供社工服務。我們希望這項計劃不會"到喉唔到肺"。如果我們認同虐兒的情況令人心痛，是否應該要再考慮這方面的資源是否真的足夠？還是有名無實？

由2015年的874宗增至2017年的947宗，上升逾8%。去年接獲0至2歲的虐兒個案有222宗，佔整體數目逾兩成。0至2歲虐兒案的受害者未必懂得求助，這點令人十分擔心。政府現時開始在防止虐兒通報機制下工夫，但說到底，我們認為要防患於未然，措施和資源很重要。另外就是已多次提及的院舍不足問題。且不說我們不斷提出的全民退休保障，在有龐大盈餘的情況下，長者申請高額長者生活津貼仍要審查，令很多長者不能受惠。

同時，我們還要面對長者人數將上升20%至130萬人，預料輪候安老院舍的人數亦會繼續上升。坐擁千億元盈餘的政府，是否應該多展現點誠意，撥出更多資源，在安老院舍供應上大刀闊斧，定出更多大規模的建院計劃呢？這個留給政府深思，民間的聲音亦很清晰。

這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因為修正案當然無法通過，但我們不能夠再任由漁農自然護理署只以人道毀滅來處理動物問題。較早前立法會曾討論動物權益，這或許不是非常惹人關注的議題，但我們對香港人有信心，香港人亦開始對政府的財政運用非常有觸覺。我們看到原來漁護署去年人道毀滅了1,478隻狗和381隻貓，漁護署覺得用這種最簡單的方法處理貓狗沒有問題。

我們削減開支，是希望香港最終朝向真正尊重動物生命的方向，用更好、更有人性的方法處理所謂的動物問題。

"字面上似乎問題不大，但再看看當中的細節，政府預留了30億元予科技園公司興建科研基建和設施，當中原來包括了動物實驗室。

於是，我們嘗試尋找資料。據政府的資料顯示，2013年至2016年約有1,700隻狗和1,300隻貓被用作動物實驗，數字非常驚人，但我們以往好像很少接觸到這個資訊。在2018-2019年度的預算案裏，政府預留的30億元就包括了動物實驗室。我們實在希望政府可以披露更多資料，這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政府有否聽到市民的聲音呢？

在投資未來方面，今年預算案其中一項重點是針對人口老化造成醫療系統的壓力，預留3,000億元以配合推行第二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同時，政府會預留500億元，推動創新科技發展。我同意政府在錄得龐大的財政盈餘時，應增加資源投資未來，以應對未來所需，也應透過加大公共福利支出，扶助弱勢社群，減輕他們生活的壓力。此外，政府應幫助多年來納稅較多及對社會貢獻較大的中產及中小型企業，設法減低他們的負擔，令他們的日子好過一些。當然，政府亦要增加儲備，以應對未來人口老化帶來的一連串問題，以免出現"坐食山崩"的情況。我相信雖然政府希望今年的預算案能夠達致上述目的，可惜事與願違，預算案公布後，負面聲音不絕，主要原因是分配不均以致基層受惠相對較少，部分市民甚至未能受惠。財政司司長在面對社會壓力及聽取各方意見後，為了回應社會訴求，宣布推行關愛共享計劃，讓受惠者透過不同渠道獲派最少4,000元。政府雖然事前考慮有欠周詳，但這種亡羊補牢的態度始終值得肯定。我希望預算案通過後，能夠縮短發放款項所需的時間，並且把行政費盡量壓縮至合理水平，讓市民盡早分享成果。作為旅遊界代表，我比較關注政府對旅遊業提供的支援。今年預算案也體現了對業界的支持，在分析行業面對的壓力和聽取我的建議後，政府決定撥款3億9,600萬元繼續支持旅遊業，其中包括把2億2,600萬元撥予香港旅遊發展局落實《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的規劃，向旅遊事務署撥款2,100萬元，協助業界把握商機，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及"一帶一路"建設帶來的機遇，支持香港旅遊業議會舉辦旅遊論壇、安排旅行社訪問大灣區及開發新網上平台和資助旅遊業界舉行商業配對會等。我歡迎上述撥款安排，其中大灣區和"一帶一路"是國家國策，除了"由上"政府與政府之間建立溝通及策劃平台外，也需"而下"透過業界參與，提供專業意見，務實地進行產品包裝及宣傳推廣工作，這種"上下結合"安排必定較由政府單方面推行更為實際。當然，旅議會於獲發撥款後，應多徵詢業界意見，包括以配對形式鼓勵大家共同參與，充分發揮業界的積極性。在支持旅遊業發展資訊科技方面，政府於去年撥款1,000萬元予旅議會，以配對形式資助中小型旅行社使用資訊科技。

業界歡迎有關調整，認為新建議有助更多中小型旅行社使用資訊科技，提升競爭力，有利就業及增加政府稅收，可說是百利而無一害，希望政府盡快予以落實。主席，旅遊業是香港四大經濟支柱之一，但負責旅遊業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管轄的事務繁雜，無法專注旅遊發展，因此與旅遊相關的政策及投資現時交由旅遊事務署負責。

特區政府可參考內地的做法，成立旅遊局或旅遊文化局，為香港制訂一套長遠及涉及廣泛層面的旅遊發展規劃，使旅遊業得以為香港經濟作出更多貢獻。

此外，政府未有充分諮詢商界，便匆匆推出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對沖的初步構思，以致中小微企百上加斤。如果政府一意孤行，不少旅行社難免會倒閉或出現裁員潮。因此，如果政府堅持推出現時提出的初步構思方案，我一定會反對。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把38個總目納入附表。

主席，對於財政預算案須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究竟我們的政府在擁有龐大盈餘時應如何處理或如何有智慧地處理？當然，第一，包括民主黨在內的很多同事都希望政府能夠善用盈餘發展經濟，以及能夠帶動香港將來持續發展而不是單單"派錢"，這是大部分議員的想法。

在政府公布預算案的當日，民主黨內部開黨團會議，我當時立即說這次死定了。

不管那人是特首、政務司司長或財政司司長，同樣應被譴責。

主席，這真的是很嚴峻的問題。主席，我今次是第一次作出這樣的批評，政府認為這是重中之重、香港當前的首要問題，但政府的做法竟然是在數月前成立委員會來作為主導，然後做得好便是政府的功勞，做得不好便是委員會的責任，政治上竟然以這種方式來製造所謂民間主導的局面。主席，這份剛推出的諮詢文件對於這份預算案也是很重要的，而當中有很明顯的傾向，如果有關的傾向獲社會接受，便是政府做得好；如果不獲接受，便由這個委員會"揹鑊"。主席，我只說其中一點，關於利用新界大片私人土地，尤其是農地這方面，文件中的明顯傾向是政府與地產商合作，即公私合營。

主席，當然，我們的特首是由777票的選票產生，在政治上、事實上，她是否夠膽得罪地產商？

如果我們不能令市民相信預算案能夠令現時重大社會頭號問題得到公平合理的解決，主席，這樣香港社會便難以合理地、和諧地向前發展。

主席，我在這個環節發言，表明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不但支持把沒有修正案的38個總目的款額納入附表，而且整體支持通過《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以及由財政司司長提出的兩項修正案。主席，經民聯認為，本屆特區政府的第一份財政預算案，基本上能夠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發表的首份施政報告配合，展現了施政新風，回應了社會的不同訴求，亦採納了聯盟提出的大部分建議，包括加碼退稅、提升差餉減免上限、增加供養父母和子女免稅額，以及進一步擴闊薪俸稅邊際稅階等，而且在減輕中產負擔和安老助弱等方面都有所着墨，值得支持。不過，正如聯盟在預算案出爐當日公開回應時指出，特區政府面對巨額盈餘，應該更大刀闊斧"拉閘開庫"，進一步關顧民生，適當地讓更多市民共享經濟成果。當局其後從善如流，公布補漏拾遺方案，向合資格市民發放4,000元現金，我們認為這項措施值得歡迎。在經濟和產業發展方面，預算案宣布額外預留500億元發展創新科技，堪稱"大手筆"。與此同時，為了鼓勵研發，合資格企業的首200萬元研發開支可獲3倍扣稅，餘額亦可獲雙倍扣稅，回應了我和工商科技業界多年來提出的部分訴求。這些措施反映政府在全球銳意發展創科的大環境下，決心打破香港過往在創新科技發展方面裹足不前的局面。不過，我仍然要促請政府爭取在10年內，將研發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提升至2.5%，令本港的創科產業獲得持續推動力。要推動創科，各項政策措施必須互相配合，產生協同效應。例如，當局在2017年12月公布香港智慧城市藍圖，勾劃未來5年在"智慧出行"、"智慧生活"、"智慧環境"、"智慧市民"、"智慧政府"及"智慧經濟"6個範疇推出的政策和措施。不過，根據當局公布的3項智慧城市重要基礎建設建議，包括數碼個人身份、多功能智慧燈柱試驗計劃，以及新一代政府雲端基礎設施及大數據分析平台，政府預計投放的預算開支僅為9億元左右，難免給人"雷聲大雨點小"的感覺，也無法讓業界和社會看到當局積極推動發展智慧城市的綜合配套工作。主席，香港如要開拓新出路，推動創科發展和產業多元化，便不應單打獨鬥，而應抱開放態度，積極尋求參與區域發展和合作。眾所周知，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現已提升至國家規劃層面，具很大發展潛力。立法會轄下4個事務委員會於4月20日至22日，聯席前往大灣區進行為期3天的職務訪問，到訪廣州、深圳、佛山、東莞和中山5個城市。我留意到有參與考察的泛民議員向傳媒公開表示，內地創科發展一日千里，對香港響起了重大警號，特區政府在這方面必須更為積極進取。作為考察團其中一個參觀項目，位於東莞的散裂中子源基地實在令人大開眼界。這個基地被視為國家級尖端科技成果，以往只有美國、英國和日本等國家才有類似設施，用以研究物質微觀結構，更被譽為"超級顯微鏡"，可用以研究各種材料的結構和性能，在材料科學、生物科技等範疇予以應用，有利於利用高端科研成果改善人類生活，十分值得香港思考。此外，該項裝置可以無償為其他院校、科研機構和企業提供服務，日後勢將成為大灣區推動創新科技的重要設備，促使整體科研產業進步。我很高興獲悉，現時已有香港的大學和研究所尋求與該基地合作。我認為在共建大灣區互補發展的前提下，香港可以利用區內的創科資源，取長補短。我期待特區政府一改官僚作風，與業界加強溝通，為參與大灣區的相關企業和機構提供更多支援。例如，政府可借鑒由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提供的1,000億元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促使銀行為符合條件的香港創科企業提供擔保，進一步擴大融資渠道，積極推動大灣區資金鏈、創科鏈和產業鏈協調融合，形成多贏局面。主席，推動創科發展，亦有助提升本港各行各業的競爭力。財政司司長宣布撥款10億元成立建造業創新及科技基金，支持業界在工程項目中採用本地或海外的創新建造技術，例如建築信息模擬技術和組裝合成建築法。基金也會支持學生和建造業從業員接受創科培訓，我認為這是既必要又及時之舉。建造業議會和香港建造商會於今年年初公布的數據顯示，建造業正面對整體勞動人口老化及勞動力短缺的問題。現時按照補充勞工計劃申請輸入和獲批輸入的勞工人數，與業界的實際需求有很大差距。積極利用創新及科技，誠為可行的解決途徑之一。

由籌備設計到建造，以至營運及維修保養，更準確估算各個階段的項目成本，有效調控程序及管理風險，把香港在工程設計、項目管理、建造安全及環境保護等各方面，提升至更高層次，同時有助香港發展成為具競爭力的智慧城市。

同時，兩項重大基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及港珠澳大橋也會在今年下半年正式投入服務，促進大灣區內的人流和物流相通。立法會的4個事務委員會剛完成前往大灣區的考察，我們看到內地數個城市的效率很高，事情一拍板便馬上動工，包括找地方、找資金和推出政策，而政府可以配合的也會馬上做。我認為特區政府要加強對香港居民和企業的支援，並因應大灣區的規劃發展，在資源上作出配合，幫助香港人掌握大灣區的發展機遇。主席，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在支援中小企方面除了退稅外，亦回應了我們的建議，把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的特別優惠措施再次延期，以及向BUD專項基金和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和發展支援基金分別注資15億元和10億元，並放寬計劃的地域範圍，由內地擴大至東盟，這對中小企開拓不同市場有很大幫助。主席，預算案亦向香港貿易發展局提供資金，協助香港企業把握"一帶一路"和大灣區的機遇。正如今屆政府所說，要提升香港競爭力，政府便要扮演促成者和推廣者的角色，由政府牽頭在不同地方進行宣傳推廣，為中小企搭建平台，這是最高效益的做法。主席，我亦歡迎"財爺"預留500億元支援創科，這筆資金可讓落馬洲河套區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早日投入服務，但我們看到單是規劃也需時數年。我希望在規劃上可以做得快一點，因為科技發展真是一日千里，遲一天落成，我們便可能會落後別人數年。不過，創新科技也需要有人運用，香港的失業率現時低至2.9%，特別是安老服務和建造業也相當缺人，今年的預算案推出10億元成立建造業創新及科技基金，鼓勵建造業善用創新科技，業界也相當贊成。我們看到外國有些機器可以令部分工序完全自動化地施工，以提高效率。不過再好的機器也需要有專業的工人運用，現時有很多大型基建正在施工，又有大量建屋需要，欠缺工人便無法成事。因此，我希望政府能夠在不影響本地工人的情況下，適度地輸入工人。主席，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我們在金融科技發展上有很大需求，亦須急起直追。特區政府須轉變思維，亦要更新法例、拆牆鬆綁。我也認同政府發展智慧城市的方向，以提升管理效率，方便市民日常生活。當然，很多工商界朋友也告訴我，說感謝我們一直爭取科研開支3倍扣稅，以及資助企業聘用創科博士後專才的計劃，這些對他們也有很大幫助。對於市民而言，政府今年退稅3萬元，以及把累進稅階改動，這些措施均可減輕市民，特別是中產階層的負擔。

因此，我們一直呼籲政府應調高子女免稅額及供養父母免稅額。我們很高興得到"財爺"的回應，但我要再次強調，我並不贊成漫無目的地"派錢"。今次"派錢"耗費了不少行政成本，但社會普遍的評價並不理想，認為作用不大。我希望政府日後可以更謹慎地考慮"派錢"的行為是否適合。主席，在政府去年舉行稅務新方向高峰會時，台上台下也提出了不少稅務建議，但我暫時看到政府的步伐仍然較為保守。香港是有空間爭取更佳營商環境的，例如總商會建議調低利得稅標準稅率至15%，以保持在區內的競爭優勢，因為稅務改革是最快、最能直接吸引企業和人才的方法。主席，我亦想提出有關居住的問題。我們要多管齊下，盡快興建更多樓宇，而在樓宇建成後，亦要想一想如何幫助市民"上車"。現時的按揭成數限制了現有業主換樓的空間，再加上現時的"辣招"使二手市場流轉緩慢，以致希望"上車"的市民很辛苦，我希望政府可以檢視現行政策。此外，政府現時交由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負責覓地，並在社會上進行大辯論。我希望大家，包括專責小組可以實事求是，為香港人的居住、生活和工作創造更多空間，而非創造更多矛盾和爭拗。此外，政府以往的發展模式是先有人口，然後才提供基建，但正如"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般，一些新發展地區由於交通配套不佳，市民因而不願意遷往居住，又或是在搬進去後卻欠缺交通配套，生活相當辛苦，有些樓宇的興建速度亦因此會較為緩慢。如果政府可以改變其思維和作風，改變以往需求評估的做法，當配套做好後，便可創造需求，縮短發展時間。

這一點需要"財爺"配合，預留更多資金提供更多基建，可能在初期一段時間使用率未必會很高，但卻可以縮短發展時間，同時可以吸引投資者發展一些仍未發展的地方，我認為這種做法可讓市民真正感受到發展帶來的改變。

主席，今年2月公布的財政預算案顯示，政府財政盈餘達到空前的1,380億元，故可配合特首提出的理財新哲學，應使則使，讓特區政府既可紓解民困，也可放手投資未來，我認為這是好事。對於"財爺"在預算案中預留500億元，大力推動創科發展，我認為方向正確。創新科技未來將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火車頭，故此我們必須全速推進相關發展，加強軟件和硬件的建設，才可避免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落後於周邊的競爭者。主席，透過4月底一連3天的粵港澳大灣區考察，我相信立法會各黨派議員已充分意識到，香港在科技發展方面如何遠遠落後於鄰近的深圳。故此，我呼籲大家不要再在審議預算案上浪費時間，讓預算案盡快通過落實。須知道深圳的本地生產總值已超越我們，如果香港再不努力，將會被大灣區其他城市遠遠拋離。

然而，該計劃由2016年年底推行至今，只有377宗個案獲批，與全港30多萬家中小企相比，獲批比率完全不成比例，大有必要加強推廣及簡化申請手續。再舉一個例子，我們到深圳考察網上銀行，深深體會到大數據的運用，對促進網上金融發展十分重要。

主席，香港作為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又是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很適合參與大灣區及"一帶一路"這兩項國家發展大計，協助沿線國家或區內的企業來港設立財資中心、上市、集資或融資，甚至為他們提供資產管理服務，憑我們所長，貢獻國家所需，發揮互惠互贏的精神。不過，這有賴特區政府與內地當局加強溝通和合作，確保合作的大門與小門都可以開通。談到本地金融業的發展前景，我感謝"財爺"去年年底為香港引入"同股不同權"的企業來港上市開了綠燈，讓我們本周一起可接受這類企業的上市申請。

雖然有人對內地也積極推動CDR及考慮向"獨角獸"企業開設快速上市通道感到擔憂，擔心內地將成為香港最大競爭對手，但我深信，憑藉我們的金融和法律體制，對國際經濟動向的掌握，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經驗，以至專業服務等優勢，配合"一帶一路"及大灣區的發展，香港仍然擁有一定優勢。不過，我認為在上市規則上不宜作出過分監管，以免窒礙市場發展。故此，我贊同當局加強投資者教育，提高上市公司的企業管治水平，上市委員會要謹慎把關，而證監會也要加強前置式監管，不要讓新機遇淪為"啤殼"溫床。我也感謝"財爺"及其財金團隊，致力維護聯繫匯率穩定，避免港元拆息急升，因為只有保持金融穩定，我們才能穩步前行。最後，我期望"財爺"、特首及政府上下，致力全方位開拓土地，以免土地短缺問題成為我們經濟發展的絆腳石。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通過《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

主席，剛才很多建制派同事在發言時均表示對今次財政預算案感到滿意，甚至批評個別泛民同事，最初沒有提及"派錢"，後來卻又提出。我覺得這個說法過於以偏概全。在這問題上，各位同事——無論是建制或泛民同事——其實也有不同意見，不要緊，大家可提出來討論。

我覺得整個問題其實很簡單，就是政府——主席，當然不只是今屆政府，公道地說，也是過去數屆政府——積壓下來的土地問題，以致造地不足，加上早期為應對亞洲金融風暴，政府停止了賣地及整個造地程序，整個進程因而被拖慢，我認為是一大敗筆。如果我們造地的既有程序也只是基於現時的經濟或社會環境，欠缺長遠視野及規劃，遇上經濟不景時，樓價下跌，政府要保護地產商，便停止賣地。

不幸地，正如涂謹申議員剛才說，今屆政府不知為何成了一個"研究型"政府——大學是"研究型"倒是很理想的——把其角色外判給很多機構，例如竟然把拓地的責任交由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要這群所謂兼職或義務性質的委員承受所有社會壓力及"擋箭"。

金錢能解決的問題，基本上也不是大問題，對嗎？

然而，政府很厲害，同期就私人遊樂場地政策檢討展開諮詢，與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辯論"打對台"。

政府只需決斷一點，收回172公頃的高爾夫球場便可解決問題。然而，一些議員同事，例如葉劉淑儀議員——她現在不在席——上星期曾在電台節目說填海及公私營合作是最好、最快捷的方法。

加上眾多爭議、對官商勾結的質疑等也有待處理。

我們看到整個搬"龍門"的情況十分嚴重。政府說推廣公私營合作是最好的，不要使用《收回土地條例》，怕有人會提出JR，擔心有法律結果。

主席，我覺得今次預算案在房屋和土地方面的措施如同"交白卷"，只有配菜而沒有主菜，整體表現是差勁的。

我看到財政司司長預留了兩筆款項，分別是用80億元增加地區設施，以及用20億元在未來10年推行街市現代化計劃。

主席，財政司司長這份財政預算案秉承了行政長官的理財新哲學，減輕問題因延後處理而承受的額外財政負擔，做到"急民所急"的效果。預算案亦提供了財政資源，全面落實行政長官首份施政報告的各項政策，也為香港配合國家經濟發展和走向未來創造更廣闊的發展空間，提出了具長遠效益的政策措施。在預算案發表後雖出現"出閘脫腳"的情況，轉移了社會對預算案為現屆政府所確立的管治新風格、政府新角色及理財新哲學的聚焦。然而，我個人不贊成"派錢"，始終"派錢"不能為政治爭議轉移視線，派多派少也會引起爭拗。即使庫房錄得龐大盈餘，也應該投資在香港的長遠發展和社會民生建設方面，例如再工業化、發展創意產業，使經濟更趨多元化和可持續發展。盈餘亦可幫助有需要人士，例如支援罕見疾病和癌症病人的藥物開支，以及應付未來人口老化等開支。預算案提出三大目標：多元經濟、投資未來及關愛共享。過去我在本會討論有關多元經濟和投資未來的議題時，已提出不少意見。預算案最大的亮點，無疑是對創新及科技的投入。五百億元不但為創科基金預留了一定資金，亦有推動科技轉化的實際鼓勵。唯一的問題是，這是否足夠？反觀鄰近的新加坡政府已將GDP的1%用於研發開支，而私人公司投放的研發開支則更多，達GDP的1.3%，合共為2.3%。該國亦已訂定未來目標，把研發開支提升至佔GDP的3%以上，勢與歐洲國家瑞士和瑞典看齊。

本屆政府以5年任期結束前倍增本地研發總開支相對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至1.5%為目標，只能說是一個開始。五百億元未必能夠在短短數年間取得顯著成效，但作為追趕全球創科浪潮的起點，亦算是提供了一種很基本的投資。在財政安排方面，支持創科發展不一定要用錢，減少公共收入如以加強稅務優惠的方式提供支援亦可。創科不但需要資金，亦需要很多配套設施。香港要發展成為特首口中的"新矽谷"，成敗關鍵因素之一是要吸引大量的科技人才。早前政府成立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以制訂全面的人力資源策略，推動香港進一步發展高增值及多元經濟。不過，如果策略離不開釋放婦女勞動力、延遲退休年齡及輸入人才這幾道板斧，以應對香港人口老化帶來的人才和勞動力不足問題，未免欠缺宏觀角度及遠見，政策方面亦未能對焦。

近年，香港、內地和新加坡均積極引進科技人才和留學生。以深圳為例，2010年已推出"孔雀計劃"，吸引大量海內外的創科人才，不惜以"銀彈政策"資助這些人才，包括提供獎勵補貼、保健待遇和子女學費減免等。新加坡與中國企業合作培養科技人才，例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與阿里巴巴共同研發人工智能。然而，由於香港較少人接觸中下游研究，結果沒有合適的創科生態和環境吸引甚至留住人才。預算案預留了100億元支持建設醫療科技和人工智能及機械人科技的創新平台，以及200億元用於落馬洲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第一期項目，雖然有助吸引世界頂尖科研機構與大企業落戶，匯聚優秀的科技人才來港，但人才來港也要有相應的軟硬件配合，例如房屋、子女教育、居住環境等，讓這些人才專注研發工作。上述種種，均有待政府提供全面和切實的答案。早前本會4個事務委員會前往粵港澳大灣區進行職務訪問，相信不少同行的議員在參觀內地的創科和智慧城市的建設時，均深切感受到國家的創科發展和科技應用一日千里，各市政府的態度積極進取。相對來說，香港的處境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香港與內地城市有競爭之餘，也可合作共贏。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指會繼續透過不同途徑舉辦活動，加深市民對《憲法》和《基本法》的認知，其中包括正確理解《憲法》和《基本法》的關係。相關開支預算為每年1,700萬元，我認為數額嚴重不足，影響推廣的內容和成效。

主席，上星期由於排在前面發言的議員不在席，導致後面已按"要求發言"按鈕的同事來不及反應，因而出現了發言"斷龍"的情況。我剛才聽到民主黨涂謹申議員想罵又不罵，不知是甚麼原因，是否因為要護短，所以不敢罵呢？

主席，理財新哲學原本應該予人煥然一新的感覺，最低限度也要稍有不同，但很可惜，財政預算案出爐後，只凸顯了政府的一群精英對民情不了解、離地。稅制的二次分配作用完全被削弱，財富分配不均，"派糖"派得不均勻，令原本有人沾沾自喜的預算案有四成市民感到不滿，評分只得48.2分，成為11年來最低分的預算案，慘淡收場。事實上，政府的盈餘屢次破頂，過去有600億元盈餘稱為"水浸"、900億元盈餘又稱為"水浸"，現在高達1,400億元盈餘仍然稱為"水浸"，我認為措辭並不適合，最低限度要用泛濫、"爆煲"、"爆棚"這些詞語，才能反映實際情況。但問題是，在庫房"爆煲"的情況下，香港市民對預算案的合理訴求竟然仍被忽視。剛才很多同事說，我們要預留款項作未來發展，所以反對政府"派錢"。然而，我認為這種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因為事實上本年度的盈餘真的很多，政府大可以同時發展和"派錢"，兩者並無抵觸，我不明白為甚麼有些固執的同事仍然認為不應該"派錢"，只應用作未來發展。正如房屋一樣，現時香港的土地不足，如告訴我10年、20年後要發展土地，我便會倒過來問特首，那麼在這10年內我們如何解決香港的房屋問題？

其實退稅、退差餉、加"三糧"，全部均沒有問題，問題是政府遺漏了一些工作，遺忘了那群最辛苦的"打工仔女"。他們不買樓"上車"，是否便不用承擔政府高地價政策所帶來的遺害？不是的，他們同樣要承擔，也需付物業和股市的印花稅。此外，樓價高昂，小市民要供貴樓、捱貴租，物價高漲，中層以下的市民全部受害。

主席，在房屋方面，過去5年的供應已短缺三四成，未來5年再短缺三四成，舊債無力償還，新債又再逼近，而且在可見的將來，公營房屋每年供應不足2萬戶的情況仍會持續。前議員王國興當年爭取的《長遠房屋策略》，其實是希望政府有個硬指標，加強公營房屋的供應，但很可惜，時至今日，《長遠房屋策略》只是用作讓政府推動覓地的基礎，我認為這有倒退的成分。未來在2023-2024年度，公屋供應隨時更會跌破1萬戶。事實上，公屋輪候冊已"排長龍"，現時已要輪候4.6年、4.7年才分配到公屋單位，有哪位官員可以公開告訴市民，輪候時間不會延長至5年、6年、7年、8年或9年？主席，另一方面，我們看到私人樓宇"長賣長有"，興建私人樓宇的土地非常充足，興建公屋的土地卻不足，好像一巴掌打在政府的臉上，亦凸顯了高地價政策何等荒謬及香港的病態。香港工會聯合會強烈要求調整公私營房屋的比例，應該由6：4改為7：3，公營房屋佔7，私營房屋佔3，並盡早就公私營合作定調，儘管當中會有危機或難處，但在短期供應上，公私營合作是比較可取和快見成效的做法。當然，政府一直沒有聽取我們這項建議，背後的原因或許是因為政府其實是樓價高企的莊家。每個財政年度，特別是過去一年，賣地的收入佔政府總收入的四分之一，6,000億元收入中，賣地的收入便佔1,600億元。在這種情況下，究竟財政司司長會否重新制訂更合理的收入來源？

大家也要留意，未來基金的2,200多億元其實並未動用分毫；另外，醫療改革預留的500億元現時只花了大約150億元而已；房屋儲備金亦已滾存至800億元。這些錢儲下來又不能真正解決問題，究竟我們要儲多少？能否對長者多點關心，慷慨一點呢？另外，香港人的壽命越來越長，但香港人何時退休呢？香港沒有法定的退休年齡，有些人50多歲已被公司迫退，好運的人或可工作到60歲或65歲。但事實上，我們缺乏完善的退休保障制度，即使政府現時亡羊補牢，推動銀髮就業，但大家可以感受到，在社會上和僱主心目中，銀髮就業的文化仍然未成氣候，令長者的勞動力未能走入市場。我認為勞工處或局方也要加強有關工作，否則，一系列的政策或措施只會流於空談。

他們過去獲政府豁免牌費，例如食物環境衞生署轄下的牌檔和攤檔等，都是小本經營，自己一手包辦，日曬雨淋地工作，但今年竟然沒有豁免他們的牌費。

主席，香港不是沒有錢，現在的問題是錢太多，儲起來又未能即時發揮效用，令市民大眾有怨氣，希望政府多做事，挽回市民的信心。2011年派發6,000元，當時很多人認為政府不應該"派錢"，應該把錢用在有需要的人身上。但是，今年我們感受到的氣氛完全不同，大家認為自己曾經奮鬥，希望追求應有的幸福。

不過，我要強調，工聯會認為營業額達1,000萬元以上的企業應該要支付累進利得稅，令稅制垂直和橫向均更見公平。

但是，接下來大灣區其他地方會與我們爭奪人才，所以，香港除了培育人才外，亦要有相應的措施挽留人才，特別是在土地方面，才能保持香港的競爭力。這是因為香港的生活開支中以土地最為昂貴，土地持續昂貴便難以成為宜居的城市，難以吸引人才來香港工作，更難以吸引他們來港定居。所以，我要求政府從各方面提升香港的競爭力，保持香港的優勢，令香港的經濟與大灣區一起向前發展。

在財政司司長於2月底公布的財政預算案中，醫療衞生經常開支為712億元，較去年增加13.3%，當中醫院管理局的經常撥款為614億元，增幅超過一成。政府今次較大幅增加撥款，取態較以往積極，我原則上支持。

我想就"亡羊補牢"的說法稍作解釋。大家都看到，每年醫院都"爆滿"，然後很快便說人手不足。我想從硬件及軟件來解釋究竟發生何事。我們現時看到的徵狀，其實是過往十多二十年的撥款或理財模式所產生的副作用，導致今天出現這種情況。先說硬件，我歡迎政府在施政報告及預算案都有預留撥款，推行十年醫院發展計劃。

我在此再次歡迎政府推出第一個及第二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作為前線醫生，每天面對公營醫院超出負荷，所以十分歡迎剛才所說的措施。可是，我更希望政府明白，除了撥款發展硬件外，對軟件也要有長遠的承擔。如何規劃人手資源及如何配合發展的服務都是非常重要的。談到軟件，很快便會說到人手不足。

此外，新界西同樣發生這情況，加數也加錯，也是把10寫成1。所謂差之毫釐，謬之千里，我促請政府盡快修正，因為這已在互聯網上公開。政府在20年前開始提出醫療融資，今年終於落實這項我將之比喻為忘卻初心的自願醫保計劃，取消"必定承保"及"高風險池"，令吸引力大減。自願醫保的賠償額與坊間現行的醫保差不多，以現時年費估計約4,800元的標準計劃來說，每宗手術賠款5,000元，最高賠款5萬元。可是，稍為複雜的手術費也超過5萬元，相信以上賠款只能彌補部分手術費。此外，在投保後發現未知的疾病，要在第四年才可獲全額賠償，而何謂"未知疾病"仍然存在灰色地帶，不知道保險公司是否願意賠償。但事實上，保險公司經常利用條文的灰色地帶在事後拒絕賠償，變成"有得買，無得賠"，最近報章也在頭版刊登有關事件。就此，我促請政府加強監管。此外，標準計劃容許購保人選擇醫生，反而在保費較高的靈活計劃下，如果購保人不在保險公司提供的"網絡醫生"名單中選取醫生而自行選擇的話，便只會按標準計劃賠償，變相限制市民的選擇。以每人每年保費上限8,000元的稅務扣減，鼓勵市民購買自願醫保，效果令人質疑。政府將透過關愛基金發放的藥物資助額增至5億元，擴大藥物名冊的涵蓋範圍，讓更多需要依賴昂貴自費藥物的病人獲得資助，但關鍵仍然在於政府有否決心監管藥物價格。一方面，我們很辛苦地要求政府或關愛基金增加藥物資助，但另一方面，藥廠卻加價，增加的資助追不上藥價，病人無法能真正受惠。關於長者醫療券累積金額上限由4,000元增至5,000元，這裏出現同樣問題，也就是政府並無加強監管。過去曾有市民到立法會向我們說被騙購買花膠和太陽眼鏡，如何避免這些事件呢？

將來一旦經濟形勢逆轉，政府基於《基本法》所訂量入為出的原則，必須減少整體開支和公共醫療撥款時，我們便可透過基金撥款，應付日後兩三年的開支，以確保公共醫療服務的開支不會減少，因為經濟可以逆轉，但人口卻不斷增加。這做法更可避免醫管局重蹈覆轍，推出"肥雞餐"，削減培訓醫護人員來節省人手，導致公營醫療系統人手短缺。我剛才所說的副作用，便是10多年前硬件和軟件的配套規劃失效所致。

我們需要作理性分析，亦要有感性的憐憫，要對故事和數字兼收並蓄，這樣可能會較好。我今天的發言會圍繞兩個故事，第一個故事是陳茂波司長和我的故事，另一個則是有關深水埗"明哥"的故事。在去年2017年5月18日的財政預算案辯論期間，我提到想把一本題為《階級世代：窮小孩與富小孩的機會不平等》的書送給財政司司長，希望他看畢這本書後，會明白到貧窮是如何不斷循環，以及我們如何可以制止這循環。

我經營的宗旨之一，是致力建立一個有社會責任感和關愛的企業。

因為圍繞他們生活的種種政策，包括扶貧、安老、房屋、勞工和醫療等政策根本沒有結構性改變，無助他們脫貧。"明哥"作為一名普通市民，我們不會期望他能處理結構性的社會問題，我們衷心感謝"明哥"盡力而為的心態，但對於擁有權力的陳茂波司長呢？在這段期間，每當提到"派錢"，大家也沸沸揚揚。"派錢"當然是一件好事，口袋裏能有多一分錢便是多一分錢，別管我會如何使用。

今天的財政盈餘已達1,380億元，現時政府坐擁超過1萬億元的財政儲備，房屋儲備金亦有788億元。單是財政儲備，已相等於28個月的政府開支。

面對每年既大額又波動的財政盈餘，政府過去10年均以一次過的方式"派糖"泄洪。過去10年，政府共花費逾4,000億元"派糖"，其中在2011年，更向成年永久性居民派發6,000元。預算案每年"派錢"，當然能為市民帶來一點甜，但是，當市民和官員對"派糖"習以為常，香港社會越來越聚焦於"派糖"的一次性措施時，便會忽略"派糖"背後所產生的社會意義。政府越是"派糖"，便越代表市民對政府的公共理財缺乏信心。預算案本應作為再分配社會資源的政策工具，讓社會質素和市民福祉得以提升，促進社會和諧共融，但這些社會目標在零碎化的公共理財政策下，卻乏人問津。事實上，眼前的問題絕非零碎化、放煙花式的政策可以解決得到。早前流感高峰期，公營醫療系統明顯不勝負荷，已到了"爆煲"邊緣。人口老化，退休保障和長期照顧服務依然不足，每年有6,000名長者在輪候院舍宿位期間離世；貧窮人口維持在100萬左右；堅尼系數是0.539，創歷史新高；樓價已連續飆升24個月；"劏房"越來越細小，越來越昂貴；露宿者和無家者"上樓"更是遙遙無期。水深火熱和社會的深層次矛盾並非抽象的描述，而是實際的生活情況。

我想按照自己一些很理性的分析來表達我的看法。我收集了社福界很多不同意見，最後我提出15項要求，並在1月提交予財政司司長。在15項意見中，有兩項得到回應。第一項，業界要求加大公共開支，不應硬守着20%這個缺乏理據的財政紀律，結果我感謝財政司司長的回應，他給予21%，有1%的突破，這1%的突破甚為重要。

第一，我們建議政府停止收緊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措施，以及在預算案中為綜援受助人派發兩個月的綜援金，紓緩綜援戶的生活壓力，並責成勞工及福利局檢討綜援制度；結果，政府派發兩個月的綜援金，但不願意檢討制度。第二，我們建議政府大力增加對自助組織的經常撥款，結果施政報告有提及此事，但預算案沒有。第三，我們建議設立"一加一"的制度，加強小學的輔導服務；結果，我們建議的是"一加一"，但政府提出的實際上只是"一換一"，我們並不接受。還有整整10項建議不獲接納和沒有討論，包括：第一，我們要求各項公共福利服務盡早進行融資。第二，我們建議參考"畢菲特稅"。第三，我們不認同"派糖"，特別是重商欺民的"派糖"。第四，政府應就長者的退休福利作融資安排。第五，政府應設立拆件式的援助計劃，讓殘疾人士可以獲得具針對性的援助。第六，我們建議為"小家屬"提供資助津貼。第七，我們建議在2019-2020年度把社會福利發展基金的資助延續為10年。第九，我們建議政府成立獨立專責隊伍，審議體恤安置的個案。第十，政府應為有SEN的學生推行社區支援服務試驗計劃。

多謝你，我說最後兩句。

就教育方面，首先我想談論今次財政預算案代繳中學文憑試考試費的措施。

坦白說，代繳中學文憑試考試費的建議最初由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提出。我們原意是希望特區政府考慮資助日校考生的考試費，而特區政府亦接納了我們的建議，並把涵蓋範圍擴闊至所有考生，但最後因為社會出現反彈，而決定不為自修生代繳考試費。對於自修生不獲代繳考試費，我體諒到有關當局面對的兩難處境，為何我這樣說呢？我認為，最好的做法當然是政府為所有參與這個公開試的考生代繳考試費。但大家都知道，當特區政府公布了這個"慷慨"的方案後，不少網民表示打算組團報考DSE。其實他們針對的並非DSE本身，而是不滿今次預算案"派糖"不足，借機發泄。其實，事情發展下去，有多少市民真的會報名考試而又搗亂試場呢？

但按現時自修生的報考條件，市民只要年滿19歲即可報考。要是有人抱着"玩玩下"或攪局的心態去應考而令考生大增，無疑會對其他考生造成負面的影響。當然，有人批評政府的方案欠缺深思熟慮，政府亦因擔心這些不良的影響而提出了修正的方案去回應社會的憂慮。大家是否應該冷靜地想想，要批評和譴責的，究竟是資助考生的特區政府，還是那些意圖損人不利己、連累自修生未能受惠的無聊人呢？代理主席，在教育方面，另一個我想提及的問題是"火柴盒式校舍"。今年庫房"水浸"，但政府仍然忽略了現存20多間整體硬件和設施低於標準的學校校舍，俗稱為"火柴盒式校舍"。我早前曾經兩次參觀一間在柴灣的"火柴盒式校舍"，該校的師生均非常渴望校舍能獲重建或搬遷。學校旁原本的確有一幅屬房屋署的空地可供學校作擴建之用，但最終政府部門拒絕了學校的請求，而這幅空地現在成了地盤，正在興建一幢"插針"公屋，令該學校師生大失所望。事實上，這些校舍的空間非常狹小，設施十分落後，但要容納不少師生，學習環境因而十分差劣。

在香港這個繁榮的大都市裏，這個情況實在令人非常難堪。特區政府坐擁豐厚的財政盈餘，每年增加超過50億元教育經常性開支，為甚麼預算案、為甚麼特區政府不可以為這些"火柴盒式校舍"多做一點工作？在教育界內，教師的薪酬和教席是問題，需要特區政府正視和解決。但特區政府應該知道，教育界的問題不單只是教師的薪酬和教席，很多多年累積的學生問題和教學問題仍有待解決，如教學質素、學生壓力、特殊教育的支援等。因此，新增的教育資源，不應只是投放在增加教師的教席和薪酬上，更應用於真正解決其他實在的教育問題。要記住，教育的目的是為了我們的下一代，我們的學生，而不是其他人。代理主席，另一方面，我想就房屋問題發表意見。今次預算案對土地房屋的着墨較少，只有僅僅8段，當中羅列了一大堆"預計未來"、"估計未來"的房屋供應數字，讓市民有所盼望。根據《長遠房屋策略》指標，未來10年的房屋需求量是46萬個單位，當中公私營房屋的比例為6：4。

其實這個指標是由當年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委託學者設計的一個模型推算出來。

如果我們仍是蹉跎歲月，再浪費時間於辯論"劏房"環境有多惡劣，我相信絕對無助解決香港未來的房屋問題。代理主席，由於時間所限，我不會繼續闡述我的立埸，但我希望特區政府明白，現時遏抑樓市需求的措施，其實只會令本地很多用家，特別在過去的10年裏真正需要置業的小家庭無法置業。

我希望特區政府明白，房屋政策的目的是為了我們這一代及下一代安居置業。若房屋政策只是窒礙本地市民，特別是一群有此需要的小家庭置業，那房屋政策究竟所為何事呢？

歷史上的數字顯示，這是歷屆以來錯估盈餘的最高峰，高達1,300多億元。代理主席，其實錯估盈餘本身問題不一定很大，雖然我們也期望數字不會相差太遠，不過問題是過去10多年來，政府不斷錯估盈餘，基本上歷任財政司司長的估算均較上一任的估算錯得更嚴重。

事實上，過去10多年的估算均不斷是盈餘、盈餘、再盈餘，即使估計會出現負數、赤字，結果也是正數；即使估計是負600多億元，最後的結果也可以是正200多億元，這是梁錦松年代的事情。

其實說了那麼多億元，我們便是有結構性財政盈餘，10多年來並沒有改變過。

我們現在不要談甚麼政治和經濟，所有事情最終也是為了改善民生而已。好了，既然是要改善民生，那麼大可分析現時社會所面對最大的困難是甚麼，其中很明顯的一點就是很多市民現時要住"劏房"，無立錐之地，連基本的生活環境也沒有。香港有很多病人是"有藥但沒有錢醫"，我們所說的是癌症或罕見疾病，是救命的藥物。

這些是迫切的問題，是切身的問題，是每個市民也能感受到的。為何一些有需要的社群生活如此困難：我們仍然看到一些長者生活彷徨，要拾紙皮以幫補家計；我們仍然看到很多小孩生活在狹隘的環境當中；我們看到殘疾社群或其他弱勢社群的生活仍然很困苦。

政府說要保留所有資源來幫助最有困難的人，但現在政府卻不是這樣做，在取得金錢後根本不知道應該怎樣做。就是退差餉、退薪俸稅、退利得稅，今年也是這樣做。

這令社會變得怎樣呢？

一方面政府富裕到不知應該怎樣做，現時的財政儲備有過萬億元，每年也有盈餘，但政府又不做事，於是市民說不如直接把錢給我好了，直接"回水"好了。

我們仍然倚賴把房地產金融化，把它變為投資工具，然後逐項拍賣。政府便一定沒有問題了，而我們便單靠與地產和投資有關的稅項便足夠了，盤滿缽滿，於是我們這樣便可繼續維持這個社會而沒有問題，可是大部分人正在受苦。代理主席，說得實在一點，在這個沒有修正案的部分，當中包括了食物及衞生局和衞生署。我們就說說醫療的部分。當局不是完全沒有做事，但卻做得太少和太遲。再者，要真正改革醫療制度，其實須看看整體醫療服務及融資，而不單是撥出2,000億元，說將來會興建硬件，甚至說今次的撥款已考慮到將來第二期的醫院發展......
張超雄議員，你已發言超逾11分鐘，請盡量精簡。
好的，代理主席，這其實是第一個環節的一部分，是食物及衞生局的範圍，所以我完全是到題的。

罕見疾病很明顯地是因為病人少和市場小，藥廠不會投資那麼多，藥物的研發當然會比較貴。在癌症治療方面，無論是最新的標靶或免疫藥物，其實也相對地昂貴。如果這些昂貴的藥物不是以一個特別基金購買，而是透過現時醫院管理局的撥款制度購買，即以政府一筆過撥給醫管局的600多億元購買，而當中已包括了所有東西的撥款，但醫管局卻須處理全港700多萬人的醫療藥物需要時，便會考慮成本效益，而且這將會成為一個最重要的考慮。

好，代理主席，只剩下1分鐘。我就醫療部分只說出了皮毛，只說出了一部分藥物上的需要，還有很多其他醫療範疇其實根本可以說是乏善足陳。我不佔用議會的時間了，我把時間交給其他同事。我希望有機會再作第二次發言。

代理主席，首先我要告訴教育局局長，我現在以我的母語港式廣州話發言。

第一點是很多人說今年的預算案"估錯數"，盈餘多了百多億元，達千多億元。

我留意到司長估算未來5年的財政盈餘最多為460多億元。

對於這個困局，大家會問的問題是，究竟我們是否要繼續將大量土地拍賣呢？

換言之，即使政府的財政儲備龐大得連司長也記不起多少，他仍然要賣掉兒子，繼續讓公營房屋的斷層擴大，即所謂"救市不救人"。

現時相關比例極低，在2,520億元的投資收入中，只有397億元撥入政府帳目。

當然，我已沒有時間闡述如何花錢的問題。很不幸，這個政府最嚴重的問題其實可能是有錢也不懂花。但很遺憾，基於梁君彥主席就辯論設立的無理時限，我們無法就各個總目逐一討論。我希望各位同事積極按鈕發言，不要聽他說甚麼7時便要結束。去年有6個辯論環節，今年有甚麼可能縮減至3個環節？

預算案有兩項主要功能，第一是推動經濟發展，從而為社會創造財富和創造就業；第二是利用公共收入，公平地解決社會各項民生問題。我認為，今年的預算案在這兩項功能上，司長及其團隊也很用心。今年的財政盈餘創歷史新高，"水浸庫房"本是一件好事，但錢多原來也有煩惱，社會的焦點全部集中在是否全民"派錢"，更引發激烈爭論和怨氣。結果，今年的預算案為本港經濟作出的建設規劃，以及為社會民生投入的巨額資源卻無人提及。其實，大家應該留意到，政府今年的經常性開支大幅增加至4,065億元，較去年增加了11.8%，是20年來最大增幅，亦遠高於過去7年每年介乎6%至8%的增幅。當中，福利開支增幅達21%，增加至798億元；衞生開支的增幅亦達13.4%，增加至712億元；教育開支的增幅達5.6%，增加至846億元。單單這三大項目的支出，其實已等於政府經常性開支總額的六成。

談到"派糖"，自金融風暴後，為了紓解民困，歷年的預算案都會提出一些紓困措施，即使經濟好轉，紓困措施亦成為每年必做的例行公事。過去亦有人質疑，為何經濟向好仍然繼續"派糖"。今年預算案諮詢期間，要求全民"派錢"的聲音只佔很小部分，但不幸碰巧是立法會補選期，"派糖"問題自然成為了選舉議題，變成火上加油。幸好政府立即從善如流，提出補漏拾遺的關愛共享計劃，即使收錢時間及行政費用受到關注，但不滿情緒亦大致平息。我個人贊成退稅、退差餉予交稅最多卻沒有享受很多福利的中產，我亦不反對"派錢"，但卻反對全民"派錢"。"派錢"應該只限派給基層或低收入人士，社會資源應該集中用於有需要人士身上。除了"派糖"這部分外，我認為有充分理由值得給予預算案一個高分數。我相信，香港社會有兩個長遠重大的挑戰要及早解決：第一是香港競爭力減退的問題；第二是人口老化帶來的衝擊。我認為在今次巨額盈餘下，預算案可以改變過去以守財為主的理財原則，向有關範疇作出巨額撥款，做法有魄力，值得支持。立法會議員近日到大灣區參觀，議員親身體會到鄰近城市的發展潛力，相信大家也有同感，香港的整體競爭力已經不進則退。香港經濟一直高度依賴金融地產及相關產業，其他產業卻一落千丈。現今已是創科年代，不論生活或經濟活動也大量應用創新科技，香港如果不急起直追，很快便會落後於新世代。今年的預算案投入龐大資源推動創新科技，包括以200億元發展河套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注資100億元到創新及科技基金、預留100億元支持兩個創科平台，以及撥款100億元予香港科技園公司，合共500億元，是創新及科技局成立以來最大筆撥款。可是，在過去兩個月，社會卻甚少討論這500億元的使用及其對香港的影響，實在可惜。我希望日後獲得撥款的機構會好好利用撥款，為香港做出成績，特別是在金融科技的範疇上，我們需要鞏固國際金融及商業中心地位，金融科技的發展實在不容有失。要提高社會整體競爭力，教育是首要工作。今年用於教育的開支達1,137億元，較上年度增幅高達28%，增幅之大屬近年少見。當中，撥款20億元經常性開支、用25億元為大學提供配對補助、用25億元成立學生活動支援基金、向持續進修基金注資85億元等。香港的教育制度確實存在不少問題，現時政府向教育撥出大量資源，如果仍然做得不好，便是教育局的過失了。另一項重大挑戰是人口老化對醫療及福利體系的衝擊，但社會的準備工作嚴重不足，特別是醫療體系的改革實在刻不容緩。今次預算案積極回應社會訴求，要求醫院管理局提早3年籌備第二個十年的醫院發展計劃，提早從長遠角度解決問題。計劃十分龐大，需要預留3,000億元撥款，如果沒有巨額盈餘作後盾，根本不能付諸實行。此外，預算案增加了60億元撥款予醫院管理局，以9億4,000萬元把大腸癌篩查先導計劃恆常化、以5億元促進中醫藥發展等。以上措施反映出政府想認真解決市民最痛的醫療問題。可是，很多事情並非用錢可以解決，特別是醫護人手短缺的問題，即使現時加緊培訓，亦未必可以滿足社會需求。我相信現在是時候深入研究如何解決醫護人手不足的問題，包括適當引入外地港人或獲國際認可的醫護人才在港行醫。至於福利問題，預算案對此亦有很大投入。非經常性開支方面，以10億元成立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以超過4億元延長短期食物援助服務計劃等；在經常性開支方面，以3億元增加福利界前線人員的薪酬、額外以1億6,000萬元加強院舍服務質素，加強照顧認知障礙症長者及為安老院舍提供醫生到診服務等。這些措施落實後，一定會紓緩人口老化對社會帶來的壓力。

香港保險業一直為香港經濟作出重大貢獻，但我們的政策較新加坡落後了最少10年。很多國際機構都選擇在新加坡落戶，甚至一些原本設於香港的公司也搬遷到新加坡，令香港保險業發展長期停滯不前。今次預算案，司長邀請了保險業監管局及業界研究如何提升香港作為保險業樞紐的競爭力，包括稅務安排和其他監管要求，我相信研究完成後，定必可以增強保險界的競爭力。此外，預算案亦接納了業界意見，以扣稅模式鼓勵市民為自己的未來做好準備，包括給予市場上所有符合規定的延期年金產品供款及強積金供款扣稅優惠。我相信政府善用保險處理社會老年化的問題，一定可以幫助香港市民。

業界希望政府能向中央爭取，容許在香港註冊的公司可以在大灣區擁有國民待遇，降低進入門檻，成立全資保險公司。此外，香港保險業聯會亦提出"大灣區醫保通"計劃，建議容許香港或區內的保險公司，在大灣區內透過互聯網向區內居民銷售合資格和合規定的醫療及危疾保險。這個計劃可由有公信力的機構，例如香港保險業聯會成立電子平台，供區內居民選擇合適產品，而且透過電子平台處理，便可妥善處理資金跨境流動的問題，同時產品亦受到香港法例的保障。計劃的好處是，可以加強大灣區內的商業互動，同時區內居民在1.5小時生活圈內工作，無須擔心醫療問題。

我們見到財政司司長在2月28日公布的預算案，並未達致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的效果。在政府公布補漏方案後，市民的反映當然十分激烈，大家也說整個審查機制非常複雜，申請程序亦不清晰，很多市民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否符合資格申領4,000元或當中的差額，亦不知道如何計算差額。很多市民來到我們的辦事處求助和查詢細節，亦在我們的臉書上留言，責罵政府制訂了這麼複雜的措施，最後只是折騰市民。希望政府會聆聽市民的意見，以便民、利民為前提，盡量精簡有關措施的申請及審查機制。其實我們認為，這問題所在，就是政府現行做法落後，彷似仍在使用以前的視窗95般，為甚麼我們現時仍未能做好大數據分析？

第二點是，預算案提及會預留80億元以改善18區的地區設施。最近沙田民政事務處向沙田區議會提交文件，表示在這項新措施下，沙田區將會在大圍村南路大圍遊樂場現址興建一座政府大樓，提供的設施包括：小型圖書館、普通科門診診所、會議室及綜合用途室、長者鄰舍中心，以及公眾停車場。其實這座政府大樓便是我們經常提及的綜合市政大樓。事實上，沙田和大圍的人口將於2024年飆升至72萬人。人口激增，但區內很多設施已經非常殘舊和落後，尤其是公眾街市，大家也聽聞不少，大圍街市也只是近年才討論如何加裝空調系統，而其他康體設施、圖書館及停車場等服務均嚴重滯後。所以，我們一直爭取在大圍興建綜合市政大樓。我曾在2016年11月16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出質詢，要求政府在大圍興建綜合市政大樓，現任"財爺"陳茂波司長當時亦有作出回應，他表示未有這計劃。我們十分慶幸今屆政府終於開了綠燈，回應市民和我們的訴求，落實興建綜合市政大樓，總算是遲來的春天。不過，根據政府的建議，在大樓內提供的設施並沒有包括我們一直要求的公共街市。我們希望民政事務局能夠仔細聆聽居民和地區組織的訴求，重新定位，令市政大樓內提供的設施和服務能夠滿足居民的實際需要。我和大圍很多居民均熱切期盼這座大樓可以早日落成。代理主席，預算案亦提及預留20億元，在未來10年推行街市現代化計劃。其實我剛才的發言也提到街市的問題。現在雖說我們設有現代化的街市，但何謂現代化街市？是否單單改善了消防裝置和通風設備，或安裝了冷氣機及粉飾了外牆，便是現代化街市呢？

所以，我們希望政府會將創新科技納入這些工程範圍。正如我在2016年11月23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出"力促市場健康競爭，制衡領展獨大局面"的議案，希望政府正視各區社區設施和服務不足的問題，包括優化現有街市的設施和服務，為市民提供現時領展街市和商場以外的其他選擇，達致制衡領展獨大的目標。代理主席，第三，我想談談醫療。預算案雖然為公共醫療設施增撥資源，擴建現有醫院及興建新醫院，但大部分均位於新界西，在回應新界東居民長時間面對醫療設施不足及輪候時間極長的問題方面，相對上力度不足，未知政府稍後會否為新界東居民提供醫療方面的補漏措施？此外，在環保方面，過去不少環保回收業界人士向我反映，政府在2015年推出的10億元回收基金，申請手續繁複，限制甚多，首階段成功率只有5%，未能有效帶動本地回收產業發展。我希望政府簡化有關申請手續和降低門檻，令更多中小型回收商能夠受惠，從而進一步提高本地中、下游回收再造商的作業能力和效率。我一直促請政府投放資源，推動本港電競及遊戲產業的發展。今次司長在預算案中宣布撥款1億元支援電競發展，並將數碼港商場打造成為電競發展的場地，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我的訴求。希望長遠而言，政府和業界會共同加強培訓本地電競及遊戲開發人才，在推動相關產業發展的同時，亦有助促進青年向上流動。代理主席，最後我想談談在公務員方面，我們曾多次建議政府以團體保險形式，為公務員購買醫療保險，我亦曾就預算案作出書面質詢，不過局長答覆表示，為公務員購買私人醫療保險，涉及改變現行政策及龐大財政負擔，政府現階段難以考慮。

我先就我關注的文化藝術和體育範疇提出意見。就體育方面，過去多年來，政府對體育的投入逐步遞增，經常性開支由2013-2014年度的36億元，增加至今年的大約51億元。預算案對體育的投入也多達66億元，包括再向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注資50億元。事實上，在2017年1月施政報告宣布向該基金注資10億元時，我已指出注資額並不足夠。況且，我們未來需要支持的精英體育項目及運動員相信只會有增無減，香港體育學院的開支只會有多無少。因此，今年預算案再注資50億元是回應了訴求。預算案在其他發展體育軟件上的投入，包括撥款5億元推行全新的體育盛事配對資助計劃、向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注資10億元，以及撥款1億元開展地區體育活動資助計劃，我均表示支持。唯一不足的是，推動地區體育活動的資源應可再增加，讓地區體育團體有充足資源，推動社區的普及體育氣氛。此外，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今年將全面檢討體育資助計劃，範圍涵蓋體育總會吸引和挽留員工的能力。事實上，本地體育的發展，有賴背後一群付出了不少汗水和努力的體育行政人員。然而，受資源所限，要吸引和挽留人才極不容易，流失率普遍偏高。因此，康文署如能加強財政支援，改善體育行政人員的薪酬和待遇，以吸引和培育人才，增強總會的管治及行政管理能力，將有助本地體育發展。至於文化藝術方面，在硬件建設上，繼去年撥出200億元作增建或重建體育設施後，今年預算案宣布同樣撥出200億元予未來10年改善和增建文化設施，對文化界而言是遲來的好消息，補足了過去文化設施建設的不足。政府早前亦已將新界東文化中心和文物修復資源中心的前期工程撥款，提交民政事務委員會審議。我希望政府能盡早擬定其他文化項目的細節並盡快落實，為文化界提供更多優質的發展空間。另一方面，預算案預留了10億元，供非政府組織以短期租約租用空置政府土地及校舍時，提供基本工程費用資助，以及協調政府部門提供技術意見。事實上，本地體育和文化界以至演藝和出版界，均希望利用空置政府土地和校舍作不同發展用途。在過去，即使有團體覓得合適的空置政府土地和校舍，既要面對繁複的申請程序，即使申請獲批，在使用空間時也面對不少工程和技術上的困難，為這些本身資源已緊絀的團體倍添壓力。政府如能提供資助和協助，固然能減輕成功申請者的負擔。除提供資助和協助外，政府亦應簡化申請租用空置校舍和土地的程序，提高資訊透明度，便利有意申請的團體，做到真正善用土地。在藝團資助方面，預算案提出自今年度起增撥5,500萬元，同時向藝術發展配對資助試驗計劃增撥5億元，這些措施我都非常支持。特別是配對計劃在早前完成兩輪申請後，原本3億元的基金撥款已使用了1億2,000萬元，可見反應非常熱烈。不過，仍有不少藝團反映，合資格申請的藝團範圍太窄，申請配對的條件亦過高，例如9個主要藝團爭取捐款和贊助的能力理應較高，但也因為配對的要求太嚴格而令部分藝團卻步。因此，增加撥款的同時，也希望政府能切實聆聽文化藝術界的聲音，擴闊適用範圍，支持更多不同類型的藝團爭取商界的資源，推動他們的發展。在文化交流工作方面，預算案表示會從2018-2019年度起，逐步增加經常撥款至5,000萬元，以支持香港藝團和藝術家到其他地方表演和舉辦展覽，以及撥出1億4,000萬元，支援他們在粵港澳大灣區作文化交流，這些建議都回應了業界的訴求。事實上，要到外地演出或舉辦展覽，藝術家和藝團要付出非常大的額外人力物力，不少也因為財政資源有限而錯失前往海外或內地交流的機會。而且，隨着大灣區逐步發展，當中不乏文化藝術的發展機遇。故此，政府撥款予本地藝術界到大灣區作文化交流，我認為是適切的，但是，相關撥款如何運用，仍待政府交代更具體的細節。主席，政府增加對體育和文化藝術發展的資源，我固然無任歡迎。然而，資源確是有所增加，但大多是零散的政策措施，未見清晰的發展方向。再者，特首雖然表示今年的預算案將展現很多新的理財哲學，但就文化藝術及體育發展方面，新資源大多用於注資基金或作有限度的撥款，仍然隱含過去政府理財策略的影子。我希望政府能認真考慮就本地文化政策和體育政策進行檢討，因應環境變遷和業界發展需要，訂下長遠發展藍圖，並因應新發展策略，釐定相關開支預算。在創意產業方面，今年預算案無疑令人失望。預算案的演辭只有短短100字的段落提及創意產業，而且只是呼應施政報告提出再次向創意智優計劃注資10億元的建議，並未見其他新猷。事實上，過去數年，電視、音樂和出版等數個創意產業覆蓋的行業，申請獲批的個案都偏少，主力依靠創意智優計劃來支持這些行業，我認為既不足也乏力。再者，要支持創意產業的發展，不能單靠創意智優計劃，還需要不同的政策措施提供支援。以出版界為例，業界一直希望政府能加強推動閱讀和寫作，多年來也一直倡議引入圖書館授借權，作為支持本地作家及出版的措施，以推動本地創作，這項建議也得到特首支持，並寫進其競選政綱。本屆政府上任後，也曾就此與業界舉行會議磋商，但至今仍未有任何進展。預算案提出在未來5年增撥2億元，向兒童及家庭推廣閱讀，業界雖然認為力度不足，但也願意支持和配合。可惜在圖書館授借權方面，預算案隻字不提，也未有半點資源配合，當局在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也沒有就相關工作的進展作出任何正面回應。我希望政府能加緊處理相關工作，盡快向公眾和業界作出明確的交代。主席，在過往的預算案中，最吸引市民"眼球"的皆是一些"派糖"和免稅措施，今年亦不例外，提出了多項稅務寬免。但是，過往一些指定動作，例如為公屋住戶代繳租金今年卻未有繼續，與基層人士的期望有落差。不過，當局及後聽取了社會的聲音，向未受惠任何寬減措施的市民加碼派發4,000元現金，作為補漏拾遺，與民共享經濟成果，暫時安撫了社會不同階層的市民。在我的記憶中，派了"糖"卻換不到任何讚賞聲音並非第一次，歸根究底，只怪當局始終未能拿出方案，應對長期錄得巨額盈餘的開心問題。很多市民也認同，"永續派錢"並非治港良方，只是基於政府沒有大作為的情況下，唯有期望當局把盈餘反饋。事實上，市民寄望政府可以表現得更積極和有作為，特別是解決土地房屋和人口老化這兩項市民最關注和迫切的問題，希望政府當局可以急市民所急，為這些問題提供持久、具遠見的方案。

當年在1950、1960年代嬰兒潮出生的人士很快便成為長者，他們很多人都正在考慮以下問題：退休後應該做甚麼？

主席，今天我想集中反映60至64歲退休人士的處境，以及社會應該如何照顧這些對社會有貢獻的人，擔起甚麼責任？

大家也看到很多報道，指每年有6,000名長者臨終前也輪候不到宿位。

香港要提供優質養老中心，我相信必須有規劃和與鄰近地區合作和進行開發工作。我認為政府值得這樣做，也應該作出長遠打算。

我覺得這樣做才公道。

大家在香港回歸時都希望香港成為國家的資產或掌上明珠。所以，我也衷心支持及希望政府透過增加資源、教育、推廣，令更多香港人明白憲法對"一國兩制"的重要性，從而減少因對憲法、國家和"一國兩制"有所誤解而出現的過激行為。主席，我謹此陳辭。
各位同事，現在是6時20分左右，而這個環節會約於7時完結。我會讓麥美娟議員、梁繼昌議員、林卓廷議員、毛孟靜議員、郭家麒議員、陳志全議員及區諾軒議員發言。在上述議員發言後，我會讓局長發言回應，然後進行表決。

我們知道今次大部分盈餘均來自樓宇印花稅或股票印花稅的收入，但買樓和炒股票均非基層市民可以參與的活動，所以我們認為如果可以做到"全民派錢"，便可以真正幫助基層市民。

雖然財政司司長現在不在席，但如果香港明年仍然有幸錄得巨額盈餘，我們希望司長真的要考慮有何方法令所有市民也能受惠。如果他認為"全民派錢"行不通，便應想想有何方法令基層市民最少也能從巨額盈餘中受惠。

正如司長剛才發言時也提到，家庭主婦和剛退休的人士也可領取這4,000元，但手續實在太繁複。我希望屆時無須填報大量資料，而其實這是把工作推給議員，因為我估計最終也要由議員負責協助市民填表。

雖然很多人未必會承認，但事實卻是如此。其實更重要的事實是在我們的醫療方面，特別是在公營醫療方面，錢可能是問題，制度亦是一大問題，而人手則是更大的問題。

司長在今次的預算案中清楚表明會確保醫院管理局有足夠資源聘請每年所有本地醫科畢業生，我希望這個承諾能讓某些人安心，讓香港着力培訓更多本地醫生，最少也可令我們的公營醫療系統有充足的醫生供應，解決醫生人手不足的問題。我亦留意到當局計劃未來每年額外撥出2億元，加強醫管局的實習、專科及高等訓練等專業訓練。但我們想說的是，除了這些撥款外，其實一些支援職系人員如病房助理、抽血員亦長期缺乏足夠培訓，影響其晉升機會。

舉例而言，最近特首向醫管局撥款5億元，以推出流感高峰期的應變措施，但支援職系人員根本無法受惠，情況較沒有這5億元的撥款還要差，我會另覓場合向大家解釋原因。

當很多人高喊香港勞工短缺及勞動人口不足時，其實我們希望政府清楚看到香港社會仍有大量潛在勞動力，包括少數族裔人士。少數族裔的就業問題非常嚴重，他們並非不願意工作，有時其實關乎支援和語言等問題。因此，我們很希望政府能善用這5億元，改善對少數族裔人士的就業支援。

由此可見，政府在協助少數族裔就業方面的工作其實仍有很大空間，以發揮社會上的潛在勞動力。我們對如何運用這筆5億元的撥款有一項具體建議，就是政府其實可以參考"中年就業計劃"，推行"少數族裔就業計劃"，向參與計劃的僱主發放一筆津貼，以鼓勵僱主聘請少數族裔人士。政府很多時也不了解僱主的擔心，不明白他們為何不聘用少數族裔人士。

今次預算案有一點令我比較失望，就是"財爺"未有妥善交代現時已滾存至770億元的房屋儲備金的情況。

同時，這亦可避免一種情況，就是如果我們讓市建局沿用現時的營運模式，按照《市區重建局條例》以同區7年樓齡的樓價為指標在市區收購舊樓，再以公開招標的方式與發展商合作興建樓宇，建成的樓宇必屬貴價樓。

我們希望政府能認真考慮這項建議。我剛在下午出席了一個午餐會，其中有位在地產行業頗資深的前輩說，對於現時香港的土地供應或房屋問題，不管如何辯論，最終也取決於一個因素，就是我們的政府究竟有沒有這種魄力和決心，以大刀闊斧的方式和破格思維解決房屋及土地供應問題，否則不管如何辯論或辯論有多大，亦無法解決這些問題。

正所謂"巧婦難為無米炊"，但今次卻倒過來，是"阿茂餅多不識派"，有巨額財政儲備和盈餘，居然"派糖"、"派餅"也一塌糊塗，真是史無前例。我一直在想，如果我是財政司司長，看到預算案的草稿，我只會問數個問題：第一，有哪些人受惠？

我接着會問：立法會的政黨會受到民意的壓力，有多少議員會反對我這份預算案呢？

其實政府為甚麼要徵收稅項？就是因為要將資源再分配，希望從有能力、富裕的階層，或者從商家、財團取得公共資源，以分配予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並進行長遠的投資來收窄貧富的差距，促進經濟發展，令社會的不公義不會擴闊，而是不斷收窄。但是，正如張超雄議員所說，政府多年來缺乏視野去解決香港的深層次長遠矛盾，例如我們經常提出的全民退休保障及醫療和房屋的問題，政府也是沒有能力、沒有魄力、沒有智慧去處理。在經濟衰退時，政府表示要緊縮開支；在經濟蓬勃時，政府坐擁龐大儲備，但卻不懂得花錢，反而陷於如何"派錢"、"派錢"給誰、行政開支如何等執行細節，越搞越亂，越搞越麻煩。其實，政府坐擁如此龐大的儲備，正是制訂長遠規劃的最佳時機。有些人不斷說政府要多興建醫院，多興建硬件配套，但對醫療問題有認知的人分析，香港現在最缺乏的是人手，硬件反而不是問題。政府要興建醫院，立法會從來不會阻止。

麥美娟議員說政府會增加本地的醫療人手，承諾會聘請本地的醫科畢業生，但我想說，這是不足夠的。

為甚麼執業試的合格率會這麼低？這是香港整個醫療體系的核心問題之一。我認為政府一定要有魄力、有勇氣處理這些問題。

香港越來越富裕，但市民的生活質素卻越來越差。現在互聯網上有一種說法，說英國人的政府讓住在木屋的人遷入公屋，然後遷入居屋；現在情況卻倒過來，很多公屋居民的下一代不是遷入居屋，而是住"劏房"。我認為政府在有足夠的財力時，應思考香港未來的長遠規劃發展，解決住屋、醫療、全民退休保障等深層次問題。
主席，這是財政司司長在本屆政府發表的第一份財政預算案。

同事應以較長遠的眼光來閱讀預算案，因為這可以說是一齣電視連續劇，共有5集，這是第一集。

當然，政府為市民提供的服務是多樣化的。我想談談數個政府部門的工作質素及效率。第一個部門是飛行服務隊，我的同事譚文豪議員今天下午已經指出如何提升飛行服務隊的質素，我略而不提了。我要談的第二個部門是海事處。《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九號報告書》第2章報告了審計署就海事處的工作，尤其是採購船隻及維修的工作，進行全面審計的結果。原來海事處因為人手不足及種種工作失誤，而令採購及維修船隻的進度緩慢，並令維修費用增加，更直接影響政府船隻的可使用率及安全性。當然，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海事處很多職系，尤其是專業職系的退休及流失，令到工作進度更緩慢。因此，我希望財政司司長可以為海事處提供更多資源，因為部門的工作質素和效率會直接影響本港的海上安全。另一個我經常提及的部門就是稅務局。主席，你應該察覺到每年《稅務條例》的修訂次數不止1次、2次，現時是7次、8次，甚至10次。由於國際的需要，本港簽訂了很多雙邊的稅務協議，包括自動稅務資料交換的條款。最近一項比較大型的條例修訂，就是有關稅基侵蝕及利潤轉移。

但是，要妥善執行條例，就必須有具經驗及有足夠資源的稅務局團隊。

這些工作未來的工作量只會越來越多，而不會越來越少。此外，我亦關注市民使用政府服務的方便程度。

我真的希望政府加把勁。此外，在財經事務方面，預算案提到一個新產品——也不是新產品了，只是進一步發展——就是債券市場，包括傳統的債券市場及綠色債券。預算案提出為期3年的債券資助先導計劃，為首次在香港發行債券的合資格機構提供資助，金額是債券發行費的一半，最多為250萬元，每間企業最多可以申請兩次。

預算案亦提出綠色債券發行計劃，但除此之外，我希望政府可以牽頭發行更多債券。我留意到香港品質保證局最近推出了綠色金融認證計劃，向金融產品發行者提供第三方認證服務。

主席今天酌情讓二讀時沒有發言的同事稍為離題，自我約束，發言七八分鐘。我對此並無意見，我甚至表示支持，我支持議員就預算案踴躍發言，但如果因此而影響其他議員，令他們在按照你的指示，在第一個環節就沒有修正案的38個總目的辯論中發言時，可能不能發言或只能發言1次，就這一點來說，我認為主席在時間的預留上，與陳茂波在預算案中所做的預算一樣，真的做得不夠好。主席，我無意與你辯論，但我想把事實告訴公眾。

我現在先就"總目160―香港電台"發言。當然，我沒有提交修正案建議削減香港電台的預算開支，為甚麼呢？因為港台現時能夠得到的預算開支已經非常少，而且少得離譜。我自己也是電台出身，很關心廣播業的發展。廣播是非常重要的環節，電台現時已是夕陽工業，私營電台和數碼電台在最近兩年也有倒閉的情況，即使是現時主流的私營電台，其投資或經營環境也越來越艱難。港台作為公共廣播機構，政府提供充足的資源是責無旁貸的，從而令港台可以為香港人提供體面甚至是良好的公共廣播服務。上屆梁振英政府全方位壓制傳媒的聲音——當然不是那些順我者昌的傳媒。港台作為公共廣播機構，被人感覺不聽話便面對被"陰乾"的命運，工作量和廣播時數大幅增加，甚至分配了數碼電視頻譜作為公共廣播之用，但港台得到的財政預算資源卻完全不合比例，雖然工作多了很多，但資源卻不合比例地增加。大家有否閱讀預算案？政府給我們的這本大書，我想大部分議員也不會看，但當中其實有很多很精彩的地方。

其中一項是"為慶祝香港廣播九十年製作特備節目"，原來香港廣播已有90年歷史了。但是，資源呢？林鄭月娥出席新聞界一年一度的"2017年最佳新聞獎"頒獎典禮時說政府重視新聞、言論自由，以及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請她不要忘記，她說重視新聞和言論自由，但由她自己控制資源來管理的公共廣播機構——港台，她又曾否重視呢？看回港台今年的預算計劃，未來1年的節目播放時數繼續增加至36,000小時，當中時事及公共事務節目的製作時數為各節目類型之首。當中，因應港台電視早年加強早晨節目服務及晚上提供新聞報道服務，令時事及公共事務節目大幅增加。另外，綜合節目服務亦有所增加，由去年的298小時大幅增至434小時，但是，這方面的預算只是增加2.2%。港台工會表示，時事及公共事務節目是港台電視部的主打，但在資源緊絀下製作高質素節目，只會增加員工的壓力。港台的硬件和人手落後於其他電視台，新聞部早前只增聘3人，電視部增聘3名技術人員。港台節目人員工會表示，在現時資源、人手和硬件匱乏的情況下，要有效營運3條24小時的電台頻道已經不容易。大家不要忘記，林鄭月娥曾經出席香港記者協會舉辦的座談會，嘲笑港台電視部，說31台、32台和33台很不濟，不斷播放硬照，令人覺得做法很落後。有一次，港台記者在酒會上問林鄭月娥關於香港成功申辦同志運動會的意見，她怎麼回應呢？

事實上，現時港台每晚也製作詳盡的新聞報道，雖然只是半小時，但短短一段兩分鐘"出街"的報道，由構思、採訪、拍攝、寫稿、剪接至後期製作，都要花很多工夫，我們曾從事有關工作的人便會知道，我也不說太多細節了。此外，關於港台的新廣播大樓，早前在審核預算案的提問中，我質問政府有關港台新大樓的撥款進度，為何遲遲不提交立法會。其實早在2014年1月，政府已計劃耗資60億元在將軍澳興建新廣播大樓。文件提交工務小組委員會審議，罕有地遭到建制派批評，指浪費公帑，要求政府主動撤回文件，最終在10票贊成和15票反對下，項目被否決。如果政府真的着緊，便會繼續遊說議員，繼續鍥而不捨地提交建議。建制派一代換一代，2016年已換屆了，政府有沒有再來申請撥款呢？那裏下雨時會漏水的，要擺放水桶裝水，"假天花"曾經因滲水太嚴重而塌下，內裏藏有電線，是會危害人命的，那裏就像第三世界國家一樣。另一座位於廣播道1A的電視大廈同樣是"屋漏兼逢夜雨"，3樓臨時剪片房的天花板突然下塌漏水，兩部電腦及部分錄影器材被淋濕，需要用風扇吹乾，直接影響節目製作。只有這幾分鐘時間，我也說不了太多，但大家看看這本書寫甚麼，這裏說2018-2019年度需要特別留意的事項，其中一項是"繼續就電台服務規劃將軍澳新廣播大樓的興建事宜"，究竟何時才做？

今年2018-2019年度預算增加1.2%，相對於其他政府部門的增幅，這真的是九牛一毛。所以，我希望政府正視港台的運作。另外，我要爭取時間多說一個政府部門，即"總目42―機電工程署"。大家打開卷二，看看機電工程署的指標，他們的數字很漂亮，漂亮得令人感到可怕。我特別關心升降機及自動梯的安全問題。

政府說要加強升降機及自動梯的公眾教育及宣傳工作，即責任在公眾身上。即使之前在朗豪坊發生的自動扶手電梯嚴重意外，政府的說法也是將很多責任放在使用者身上。讓我讀出來，"當局決定每年抽查一次高度15米或以上的長電梯，本港去年有1,600宗扶手電梯事故，當中有3宗涉及機件故障，大部分涉及乘客問題。

另外，這裏也說機電署實施《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並向相關持份者宣傳有關規定。政府不要以為在法例中列明條文便會自動達到目的，如果是這樣，便不會出現那麼多涉及自動梯及升降機的奪魄驚心意外。是否做出來的成績表太漂亮，自我感覺良好呢？所以，我並沒有提出削減其預算，我認為機電署應該加強巡查及更嚴謹地維持升降機的安全。

其實不單機電署有這個問題，所以我藉此機會提出，希望政府檢討這些指引，為獎勵員工而花1,300萬元買超級市場禮券，令大型超級市場受益，不如政府改變制度，"補水"給員工更好，獎金不是比超級市場禮券好嗎？

我知道由於上次會議突然停止，因此主席容許很多議員在今天辯論沒有修正案的總目這部分發言，對於這種做法，我希望主席能夠補足時間，讓正在輪候、想就一些沒有修正案的總目進行辯論的議員有機會發言，因為這樣才符合議會精神——關於這點，未到最後，我也會把疑點利益歸於主席——希望你稍後讓議員討論及辯論第1部分時能預留足夠時間，因為有很多議員同事今次並非想就這一部分發言。

我首先想就"總目37―衞生署"的撥款發言。主席，現時政府的牙科服務集中於學童牙科保健，包括在宣傳及預防的工作方面，但牙科治療服務卻置之不理，大部分交由私營診所負責。然而，很可惜，在全港18區只有11間公共牙科診所提供街症服務。

每次他們來到這些牙科診所時，職員會對他們說："你每次只可以脫1枚牙齒"。

於是，這些長者年復年，月復月，不斷在早上五六時排隊看街症，就像等六合彩開彩般，看看自己有沒有機會獲得這些服務，當中還有許多人須跨區使用服務。

雖然今年預算案在原本醫療衞生部分的撥款增幅很大，達21.5%，但公共牙科部分有沒有增加呢？

政府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仍然容忍或縱容這些服務未獲善用，對不起公帑、對不起納稅人，以及對不起數以萬計每天早上排隊的長者。主席，我其實原本是要求預算案增加撥款，包括向衞生署增加撥款，但大家也知道，根據《議事規則》，我們只可以削減，卻不可以增加，因此很可惜，而我亦沒有可能或不應削減衞生署提供的牙科服務，唯有放棄建議向牙科服務增加撥款，因為《議事規則》是不容許的。我們在最近數年——特別是在今年——看到政府最初表示有1,380億元盈餘，但根據我們本星期接獲的消息，又會有額外100億元的盈餘，即總共接近1,500億元的盈餘。

現時所謂新增的"補漏拾遺"方案能否幫助他們呢？

但是，對不起，其實長者醫療券只有一個目的，便是為政府不完善或不足夠的醫療政策——特別是基層醫療政策——"貼膠布"而已。

所以，政府有必要做的，不是增加長者醫療券，更不是希望透過再增加1,000元，便可解決他們的問題，而是須在全港18區每區也設置1間可供所有公眾人士使用的牙科診所，我亦不希望這項服務只提供予長者，因為大家也知道，而政府亦會對我們說，長者有關愛基金的資助。當然，關於關愛基金，早前的審計報告亦指出一個很離譜的事實，便是投放在牙科服務的行政費用比長者可以用到的錢更高，所以雖然說有接近1,500億元的盈餘，但對很多基層市民，特別是眾多長者和低收入人士而言，其實是完全沒有作用的。其實政府應該為65歲以上人士提供牙科服務。照顧長者的牙科服務是最重要的，但當然不單是長者才有問題，接下來我便會談談無障牙科。無障牙科是關乎社會上一群被忽略的人，包括有嚴重智障、自閉症、智力未達正常水平，以及很多先天性多項功能出現問題的兒童。

每次的情況也是這樣，因此長年累月下來，這些兒童的牙齒是相當差的，而當他們年滿18歲後，便不能使用任何公共牙科服務。政府在數年前設立無障牙科服務，基本上可解決部分問題，可惜直至今天，仍然有人在輪候接受服務，而政府只承諾再次撥款數千萬元以繼續有關的計劃，但這只是一次過的撥款，並非一項長遠計劃。就這部分，我想說的是，政府是否沒有資源和能力呢？政府正在興建新的兒童醫院，這正是可以解決這項問題的最佳場所。無論是18歲以下需要無障牙科服務的兒童或18歲以上，即生理年齡上是成年人，身高已經有五六呎，但智力卻只相等於4歲，甚至3歲或2歲兒童的人，如果大家有機會到這些牙科診所或播道醫院看看便知道，其實無論是對於他們的家人、家長或醫護人員，均構成很大的壓力。他們需要的並不是普通的牙科服務，他們是需要無障牙科服務，即是說在牙科的治療當中，他們須接受靜脈注射、鎮痛，甚至需要全身麻醉，牙醫才能為他們提供牙科服務。很可惜，時至今天，我們仍未獲得政府正面的答覆，表示會在即將落成的兒童醫院裏提供這些服務。我要求政府，不論是衞生署或醫院管理局也好，最重要的是跟這些人的家長討論。他們需要這些服務，而我們花了數以十億元興建兒童醫院，如果仍然無法解決他們的問題，我認為這是相當遺憾的。

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大家也知道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審議撥款時，建制派通常是不理好壞，也會一律支持通過政府的撥款申請，但有關港台新大樓的興建工程，我們看見的情況剛好是倒過來的，即建制派大部分議員也投下反對票，因此，港台的新大樓計劃胎死腹中。

現在是2018年，政府有數萬億元在口袋裏，有超過1,500億元的盈餘，在討論不知道如何"派錢"的情況下，職員仍要在下雨時拿出水桶來盛水、使用一些沿用數十年至今，已經變成古董的器材，還有大量工作人員正在等候簽署長期僱員合約。我不明白政府為甚麼要這樣做，我只是想到一個原因，便是在很多公共廣播機構已經落入內地或紅色資本商人手中後，其實餘下來我們便須依靠電台的服務，才能打開渠道，讓公眾暢所欲言，亦讓公眾對政府的批評可以透過電台或港台的電視節目表達出來。然而，正正是港台做得越好、越勤力，它便越成為政府的眼中釘，以致政府須用盡所有方法，甚至是與建制派"扯貓尾"，設法削減港台的撥款。

主席，"趕住等收工，辯論一場空"可謂最能形容這一節財政預算案辯論，為何我這樣說呢？主席，老實說，我昨晚直至凌晨3時才睡覺，因為我為12個部門準備了很多問題，包括所有這裏有標示的總目，而我的同事也花了1天時間準備提出不同的問題和表達觀點，但我現在卻只有15分鐘發言時間表達我的想法，這個安排是否公平呢？為何主席要懲罰一些願意做功課的議員呢？

本會今天就沒有修正案的總目進行合併辯論，單單辯論形式已經出現了很多問題。

第一次，投訴警察課完成調查後竟認為無法證實毆打指控，但監警會要求投訴課重新考慮把指控改為"證明屬實"；第二次，投訴課調查後改為"證明屬實"，卻把指控改為"濫用職權"，但監警會拒絕接納；第三次，投訴課雖同意"毆打"指控，但認為證據不足，建議列為"未能完全證明屬實"。

我只知道"慢咇"議員有位好朋友叫"快咇"，但原來議會也有一位"快咇"，將來"快、慢咇"便可在議會合作無間。

其實，還有議員已按鈕要求發言，但他卻決絕地劃線。沒辦法，正如政府談論新思維、理財新哲學，全都是空談。我現在就"總目74―政府新聞處"及"總目160―香港電台"發言。那有甚麼新思維、新哲學，不過是約定俗成，審批撥款而已，要不是變本加厲，越批越多，便是批出撥款後，只見有關部門走回頭路。走回頭路是甚麼意思呢？這真的要從頭細說。

港台的工作應是公共廣播，而公共廣播其中一項重要的定義，就是不受政治控制，亦不受商業控制。

早年的新聞處處長，有張敏儀及丘李賜恩，記者都很喜歡她們。當然，以前的時代與現在不同，那時不僅沒有電郵，連互連網也沒有，而新聞處向記者提供的消息，確實非常重要。大家且看看新聞處近年的一些歷史人物。前新聞處處長邱騰華，現出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另一前任處長黃偉綸，現出任發展局局長；還有聶德權，也曾出任處長，現已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以前，記者會留意新聞處提供的資料，並與新聞處的官員非常合拍，大家完全知道彼此的需要，但現時政府只發揮中央宣傳部的功能。舉例來說，在剛剛過去的星期一，我們參觀了高鐵，而我們議會陣線當時採取了抗議行動。新聞處發出的照片，無可避免拍到有議員手執抗議牌的情境，他們無法不准我們拍照，因我們是考察的議員。

五大綱領包括：綱領1：香港以外的公共關係。請大家留意用字，是"香港以外"。

港台實實在在是一個政府部門，當然要聽從政府，但港台指有一份"公共廣播約章"，有編輯自主，是一個編審完全獨立的機構。這豈不是精神分裂？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你是否想發言？
主席，多謝委員的意見。全體委員會將沒有修正案的38項開支總目納入附表是極為重要的，如果這些開支總目未能納入附表，將會對《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造成嚴重影響，涉及的部門和機構將不能及時提供市民所需要的服務。

現在進入第二個環節。委員現在可以就秘書剛讀出46個總目的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有關修正案包括：財政司司長兩項修正案，旨在增加170及173兩個總目的撥款數額；及14位議員合共65項修正案，旨在削減涉及44個總目內不同的撥款數額。委員已獲通知，全體委員會約有22小時進行這項辯論。我會先請陳志全議員發言及動議講稿附錄編號1的修正案，然後依次請其他提出修正案的議員及財政司司長發言；但他們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當辯論結束後，全體委員會會按講稿附錄的次序，逐一表決各項修正案。
主席，我剛才聽你提到，有14位議員提出合共65項修正案，但以我理解，應有14位議員提出合共67項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編號1的修正案。主席，我今年總共提出48項修正案，獲批准的有31項。

如果每位議員都發言，單單針對政府的修正案，每位議員發言一次，我計算過，這樣也需要16.75小時，只餘下5小時可就議員的65項修正案發言，最後這項辯論會怎樣呢？我絕對無法估計。主席，我再多說數句後，便會直接討論修正案。

說回修正案。首先，政府的修正案分別在"總目173―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辦事處"項下分目700增加113億元，以及在社會福利署的非經常開支中增加4億3,500萬元。簡單而言，這些開支便是財政司司長在3月23日提出的"補漏拾遺"方案中，由市民領取的金額及行政費的開支。